主席，毛孟靜議員今天動議議案，就馬凱事件要求保安局局長及入境事務處處長到立法會作出解釋，我有以下意見。

今年7月，1名科威特醫生前往西方國家演講，雖然他手持簽證，但他仍被美國特工阻止上機，事後美國亦撤銷了他的簽證，但並沒有提供原因。

根據美國部分州份的法例，現時大麻是合法化的，亦隨着特朗普政府反對大麻合法化，越來越多從事大麻業務的加拿大人士前往美國時被拒入境，也是沒有交代原因。

如果你問我是否不關心世界大事？不是，我只是覺得英國、美國和香港都是自由經濟體系和國際大都會，對於循合法途徑來港工作、營商、旅遊、讀書、文化交流等人士表示歡迎，也願意向他們批出簽證。但是，在要求批出簽證或批准續證的時候，申請人當然要遵守簽證要求。一個例子是，如果一個人要到美國旅遊，我相信當地入境部門會先問他攜帶多少現金或會在哪裏居住，以及在當地有沒有朋友。如果他告訴"移民官"，他只攜帶了50美元，亦無法提供住址，當地也沒有朋友的話，我相信他不會獲准入境，但"移民官"也不會提供書面解釋。

如果他獲批簽證時他的工作是廚師，但他卻在當地"炒黃牛"，被當局發現的話，我相信他也不會獲准入境。

第二，他們擔心會影響外國投資者對香港的信心。我相信主要原因是，他們推測馬凱先生被拒入境的原因，可能是因為他在香港外國記者會舉辦了一場論壇，製造了一個平台讓香港民族黨的陳浩天宣揚"港獨"理念。馬凱先生是一名記者，今次他被拒入境，是否因為他在香港循合法途徑進行採訪或他曾批評政府，發表了一些言論，因而不獲續發簽證，還是有其他原因，如非建制派議員所推論的原因？主席，我不排除甚至相信馬凱先生被拒入境的原因，可能真的是因為他製造了一個平台，讓香港民族黨的陳浩天宣揚"港獨"。

我是立法會議員，同時亦是一名香港市民，必須遵守本地法律。

他並不是不知道，因為所有香港市民都知道這事，世界各地的媒體也有廣泛報道。我相信很多國家也有安全法，如果馬凱先生在自己國家支援分裂國家人士，為他們製造平台，會否觸犯法例？

我相信他們不會這樣做，因為這是違法的事。

今次辯論表面上涉及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及外國投資者，但實際上，整個辯論的核心是"港獨"。

"港獨"是要推翻政權，縱使香港人對政府諸多不滿，但如要製造"港獨"並推翻政權，我希望大家想清楚。

他們成為難民，要逃難到不同地方。歐洲的移民危機也是推翻政權所引致的。

非建制派議員指出，如果要外國投資者對香港有信心，我們便要更好地處理這次事件。如果我們為了做生意或吸引外國投資者來港，而要容許他們以香港作為基地、分裂國家，很抱歉，我不想要這些生意。

一大清早談論香港之死，真是大吉利是。我所說的香港之死，是指香港已完全受北京控制，當外國記者疑似做了一些冒犯行為、說了一些疑似冒犯的說話、寫了一些疑似冒犯的文章，他的代價很清楚，就是被逐出境。Keith在東亞地區當記者30年，曾在印尼蘇哈托軍事獨裁政權管治期間，撰文指總統蘇哈托發動政變奪權，被印尼禁止入境兩年。他亦因為潛入緬甸訪問昂山素姬而被禁入緬甸20年。我以前讀到Keith的訪問報道時，心情本來是像聆聽一個遙遠地方人物的故事，卻從來沒有想過這些事會發生在今天的香港。香港現時已與印尼和緬甸等獨裁政權看齊，竟然會驅逐外國記者。Keith又憶述，他在1995年來到香港設立《華盛頓郵報》的分部時，獲邀與當時的政府新聞處處長丘李賜恩午餐。當時Keith問處長如何申請記者證，丘李賜恩只是笑了一笑，指香港根本無須申請記者證，因為"我們有新聞自由"。可是，現時我們所剩下的就只有殺雞儆猴。眾所周知，拒絕續批簽證是中國政府的慣常手法，今次香港政府明顯借用了中國的管控手段。

馬凱對政府根本並無威脅，《基本法》第二十七條賦予香港人言論、新聞和結社自由，一向開放自由的香港，本來不會對異見人士或政黨作政治審查，但今次以入境處的名義進行違法行為，而保安局又以《社團條例》第8條禁止香港民族黨運作。大家都知道，《社團條例》一直用以打擊三合會罪行，今次用來打擊香港民族黨，便是沒有合理地使用被賦予的權力，其目的只有一個，就是禁止宣揚"港獨"。被公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偉大的法官兵咸勳爵Lord BINGHAM在其著作《法治》一書中說："法治之下，政府官員必須忠誠、公平合理地使用他們被賦予的權力。"可是，香港現時最大的問題就是法治已經蕩然無存。諷刺蘇共極權的名著《動物農莊》中，豬群領導農莊動物發動革命成功，驅逐了人類主人後，牠們把七誡寫在牆上，成為必須遵守的法則，之後再把七誡簡化成一誡，就是："四條腿好，兩條腿壞"。

之前曾有一些中共支持者狂言，指今天只是趕走了馬凱，並沒有槍斃他，算是最文明的了。壓迫多數由迫害一個人開始，如果沒有人發聲，將會陸續有來。我擔心香港會逐漸變成文革時代，當權者說一，人民不敢說二；當權者宣稱"兩條腿壞"時，無論這句話是甚麼意思，可能都會獲立法會通過，媒體也會大肆報道，很多文宣工作也會用盡力度推廣"兩條腿壞"如此荒謬的標準。《動物農莊》如是，文化大革命年代如是，今天放諸香港一樣適用，只不過這道劃在牆上的紅線，名叫"港獨"而已。我不支持"港獨"，但我也要評論"港獨"這條紅線。當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界定"港獨"是紅線後，港府便用各種理由，把一切迫害合理化，在香港連討論也成禁忌，令每個人步步為營。香港彷彿回到帝制時代，皇帝頒下命令，每個人均要遵守。

港府的舉動讓我想起德裔政治理論思想家漢娜.鄂蘭所說的"平庸之惡"。"平庸之惡"的意思泛指"在政治中，服從就等於支持"。鄂蘭以納粹高官艾希曼的審判為實證案例，說明當社會上大多數人不思考，集體瘋狂，最終會把整個社會推向極致的犯罪。鄂蘭說的納粹高官艾希曼從未親手殺過一個人，只是在官僚體制下乖乖地執行任務，按章工作，結果成為大屠殺的兇手。現在港府的情況亦一樣，正在出現香港版的"平庸之惡"。以特首林鄭月娥為首，官員不斷為中國收緊對香港的管治，有時我也無法辨清，官員是明知這樣做對香港會有很壞的影響但仍照做，還是真的相信這樣做對香港有利呢？我只能肯定，馬凱事件令香港形象褪色，而今天不肯被立法會傳召的林鄭月娥卻洋洋得意。過往香港的優勢是與中國不同，大家各具特色，但今天香港的政治優勢顯然因為趨向與中國同化而漸漸消磨殆盡。當然，唯恐天下不亂的前特首梁振英扮演着推手的角色，他推進今次事件的態度充滿惡意，不斷在公開場合和Facebook連環追擊外國記者會及陳浩天，並且教在位官員如何行事。梁振英對"港獨"窮追猛打的態度，顯然對現任官員施加一定壓力，需要"跟隊"及"跟機"。主席，所謂"三人成虎"，意指3個人虛報城市出現老虎，聽到的人信以為真。這個比喻說明，多了談論的人，便會把謠言變為事實。"港獨"是一個偽命題，今天是"三人成'港獨'"，人們不斷地談論，謠言便變成事實。"一國兩制"最重要的地方，是讓香港保有其獨特之處。香港能成為世界貿易組織成員，也擁有自己的奧運隊伍，但從長遠來說，國際社會已越來越難分辨香港和中國了。美國人權組織自由之家今年年初發表"2018年世界自由年度報告"，香港的自由總評分連續第三年下跌，今年再創新低，只有59分，屬於局部自由，香港的自由可以用"被蠶食"來形容。香港驅逐馬凱，不難想象香港有一天亦會像中國一樣，把所有政治敏感詞封殺，就像今天內地封殺小熊維尼或拆毀十字架一樣。除了馬凱先生的工作證續期申請被無理拒絕外，連番的"DQ"事件，以至政府一意孤行宣布要在大嶼山進行填海，或唯我獨尊般表示要停辦職業訓練局觀塘展亮技能發展中心等，種種事例越發令香港人考慮移民。兩天前，我一位很要好的朋友兼小學同學移民台灣，我感到十分欷歔，但我又怎能怪責他們？每個人都理所當然地想為自己找尋安身立命之所。要怪責的是，為何我們的香港不是一個可讓人安身立命之地。

十年前，在北京奧運前夕，荷李活女星米亞花露來港為南蘇丹達富爾地區的人道危機奔走，要求中共停止支持交戰派系。米亞花露當年同樣在外國記者會演說，特派員公署同樣反對，但演說最終如期進行，唯一不同之處是，外國記者會沒有受到政治報復，也沒有任何外國記者被逐出境。

主席，我本人和公民黨都不支持"港獨"。香港政府無故拒絕香港外國記者會第一副主席、《金融時報》亞洲新聞編輯馬凱的工作簽證續期申請，變相將他驅逐離港。

我們要求當局解釋作出這個異常決定的原因，並撤回有關決定。香港一直以作為法治社會為榮；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均受法律保障，亦是港人珍而重之的價值。政府拒絕向一名在國際知名報章任職的新聞工作者發出工作簽證，並拒絕提供任何解釋，行為等同用政治手段打壓新聞自由，恐怕會造成廣泛寒蟬效應，立下一個非常可怕的先例。馬凱先生在《金融時報》和路透社從事新聞工作超過30年，他在2003年加入外國記者會，多年來與家人以香港為家。特區政府在毫無解釋的情況下作出決定，嚴重影響外國記者會的運作。

既然政府認為它有充分理據，我向政府提出3個問題。第一，政府指當局只是依法辦事。負責主持演講的馬凱先生，究竟觸犯哪條香港法例？

事實上，他曾多次主持不同類型的記者會活動。外國記者會亦一直以專業的手法舉行活動，從來未曾觸犯任何法例。我提醒建制派議員和官員，《基本法》第二十七條保障香港人享有言論、新聞、出版自由，這些都是香港人應享有的權利，不得被政府隨意侵犯。第二，政府不斷表示要維護國家安全。馬凱先生何時作出所謂"分裂國家"的行為？事實上，外國記者會以往一直有邀請持不同意見的人士出席活動。該會只提供一個平台，讓不同人士就各項議題辯論，而與會人士的意見並不反映活動舉辦者的立場。這其實是很基本的常識。如你舉辦一個論壇，不會只邀請支持你的講者。以早前舉行的選舉論壇為例。鼓吹或支持"港獨"的人，亦有在論壇上發表意見。

以英國為例，當地政府如拒絕簽證申請，會提供一份官方表格列明拒絕的理由，例如告訴申請人其收入未符合最低標準等。

列明原因，其實是程序公義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除可確保公平公正外，也讓申請人知道自己為何被拒，從而按機制提出上訴。任何決定都應該設有上訴機制。如果連申請人本人都不知道原因，又如何提出上訴和為自己辯護？政府為政治目的而拒絕馬凱先生入境，只是不敢承認，以一句"國際慣例"掩飾背後的政治目的。過去兩天，多位保皇黨議員攻擊外國記者會，將其說成十惡不赦、分裂國家的大罪人。

特區政府及建制派人士口中所謂推動分裂國家的人，其實是否指他們自己？

每當有人做出政府不喜歡的行為，當局便會採取"株連九族"的做法，剝奪相關人士的新聞和言論自由。政府這種蠻橫無理的行為，已令香港在國際社會蒙羞，失信於國際投資者，甚至成為國際笑話。根據無國界記者公布最新的世界新聞自由指數，香港的排名由2013年的第五十八位，下跌至今年的第七十三位，與阿爾巴尼亞、坦桑尼亞等第三世界國家看齊。香港新聞自由未來恐怕會持續倒退。

以下我引述一本書的序言其中一段："香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一八四○年鴉片戰爭以後被英國佔領。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九日，中英兩國政府簽署了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確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於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從而實現了長期以來中國人民收回香港的共同願望。其實，這本書名為《基本法》，上述是《基本法》的序言，《基本法》的序言用了"收回香港"一詞。

他有否違反《基本法》？他現在卻出任政府的問責官員。

他曾出席的多個論壇，是否應該全部被取締？再說，林鄭月娥曾在特首選舉論壇上表示，她認同《基本法》各項條文，唯獨不同意第一百零七條。《基本法》第一百零七條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財政預算以量入為出為原則"。她表示不同意"量入為出"一詞。

政府一方面表示，只要發表違反《基本法》的言論便有問題，當中包括今天討論涵蓋的"港獨"議題。

目前《基本法》好像電話簿般越加越厚。

然而，香港實行《基本法》，《基本法》訂明中國不會控制香港的言論自由。

因此，公民黨支持這項議案，要求政府出示所有與馬凱事件相關的文件，以及作證和提供證據，讓公眾和國際社會清楚了解馬凱工作簽證為何被拒，還所有人知情權。

他們所說的愛國情懷，究竟是指英國、中國、加拿大、美國或全部都包括在內？我認為這是相當科幻的一種情節，好像看倪匡的科幻小說一樣。他們指，香港外國記者會提供場地或平台給香港民族黨的陳浩天宣揚"港獨"，違反"一國兩制"，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提供場地舉辦論壇是否等於支持講者的立場？

借用場地給任何合資格的參與者表達他的立場，這是自由開放的社會應該有的安排。不要認為機構借出場地，便是幫助使用者，何況在當天演講場地的一眾外國記者，我完全聽不到他們表示很同情、支持陳浩天，提供資金、技術協助他宣揚"港獨"。我反而聽到很多在場的記者提出質詢。根據報道，陳浩天無法回答很多關鍵問題，尤其是如何可以成功搞"港獨"。

陳浩天有否舉辦過大型活動？不過，政府煞有介事，要打壓及取締香港民族黨。更搞笑的是，由於外國記者會舉辦論壇，讓陳浩天發表主張，並讓他回答質詢，政府便拒絕續發論壇主持的工作簽證，將他驅離香港。如果一個論壇的主持人也會受如此打壓，被拒入境，香港政府是否打算將外國記者會的主席、執委，以及參與過當日論壇的外國記者全部一一逐離香港？不要認為參與及籌辦論壇，便是支持論壇講者的意見。論壇有時有一位講者，有時有兩位講者，有時有多位講者。特區政府很多現任和前任的官員，包括梁振英、林鄭月娥等，也到過外國記者會發表其主張，這是否等於外國記者會支持他們的主張？

常識真的越來越難在香港落地生根，越來越多人將常識扭曲為謬論。我想問，如果依照這樣的邏輯，很多記者到維園六四燭光晚會採訪和直播，這又是否等於記者提供平台？

國家地理頻道亦曾訪問前納粹分子，詢問他們如何評價當年的暴行，這是否等於提供平台給納粹分子宣揚納粹？

《人民日報》只有歌功頌德的人出現，批判政府的人絕無可能出現。不要基於《人民日報》的辦報方式，認為其他傳媒報道某人的主張，便等於宣揚、讚頌、支持他。香港傳媒、國際傳媒很多時候也會訪問具爭議性的人物，批判他們的思維、言論、行為，這是開放社會應有的新聞和言論自由。主席，政府要作惡，第一件事便是"熄燈"、關門，驅趕記者，讓社會變得黑暗，讓社會上其他人難以知道社會真實狀況，讓其他地區或國際社會無法掌握當地的慘況。很多極權政府要鎮壓時，第一件事便是驅逐外國傳媒，禁止採訪。天安門鎮壓時，第一件事是"熄燈"，長安街、天安門廣場"熄燈"，驅趕外國記者離場，但仍然有很多記者不顧子彈橫飛，躲在很危險的地方繼續採訪和直播。

這是記者的天職，也是我們守護人類文明的最後一道防線。如果政府高官看過"逆權司機"這齣電影，就會知道"光州事件"中，南韓政府如何封鎖消息。即使在南韓其他地方，市民也不知道原來發生了這麼殘暴的鎮壓，全靠冒生命危險的記者到鎮壓地區報道事件。特區政府有何看法，可以公布出來，可以發新聞稿反駁說"港獨"不可行，違反《憲法》，不得人心，香港市民不支持。香港是自由社會，只要說出來是有道理的，市民會支持，國際社會也會認同。有誰看過國際社會發聲明說支持香港搞"港獨"？國際傳媒曾否發出聲明？

那些人說要搞"港獨"，也說不出要如何具體行動，政府卻把他們變成國際傳媒焦點。

英國政府表示，英國政府按慣例，會向被拒簽證的人解釋拒絕的原因。

是否拒絕他一次便永久拒絕他？

建制派議員說，馬凱明知犯法，卻要強行舉辦論壇，這是"衝紅燈"，現在自然不能讓他繼續留在香港。

香港的"紅燈"就是香港的法律，香港的法律有否禁止舉辦論壇？

提供場地的會所就要被查封一年半載，就如查封毒品和色情場所一般。主席，我在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就讀時，我們的論壇百花齊放，甚麼題目也有。

同學天馬行空，寫了很多東西，我也寫過如何令香港變成無政府狀態。這是香港的學術言論自由，教授要求我們寫這樣的論文，不代表宣揚無政府主義，這是普通常識。主席，特區政府經常說香港是國際都會，國際都會應該容許有不同的聲音，容許公開辯論，容許國際傳媒來香港聽取我們不同的政見，用批判的思維了解香港的真實狀況，了解不同人士的看法。馬凱絕對不是香港第一位被驅逐離港的傳媒人，也不是唯一一位，也不會是最後一位。我對香港的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的空間越來越悲觀，我希望香港市民認清現在越來越黑暗的環境，挺身而出，捍衞我們的言論和新聞自由，捍衞我們的公民權利，絕對不可以讓香港繼續沉淪，絕對不可以再讓這群不知道手執多少本外國護照的建制派大談他們的愛國情懷，接着說要打壓"港獨"......

在香港外國記者會副主席Victor MALLET的事件發生後，毛孟靜議員作為泛民現時的召集人，曾聯絡我，問我會否參與聯署，我當時婉拒了，原因是我有自己的一些看法。

韓戰禁運、逃港大潮、六四暴動、七一大限、六四慘案、中英政爭以至"零三SARS"，其實香港在每段時間都各有其經濟震動及政治動盪，但總算有驚無險，所以人們說香港是一塊福地。冷戰初期，中共奪取中共大陸政權，對香港訂下"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政策，不以反殖的"政治正確大義名份"提早收回香港，連消帶打迫使英方為保香港，要與中共建交，以保持本港政治、經濟環境穩定，又以英方雪藏民主進程為交換條件。

同時，香港變成冷戰期間中國大陸在地理上最後一片相對自由的淨土。即使朝不保夕，仍有大量難民南來避秦，當中包括我們的祖父母，他們可能也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來港。代價是香港的民主政制龜速前行，甚至日子有功，令不少港人習非成是，以為"有自由，沒有民主"是理想的政治模式，這是香港當下的現況。二十世紀的1960年代末，越戰情況對美國逐漸不利，泥足深陷，國內反戰運動加劇。其時，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尼克遜在1968年大選時承諾有體面地結束越戰，並藉此勝出大選。1971年7月及10月，尼克遜兩度派遣國務卿基辛格秘密訪華。1972年，尼克遜親自公開訪華，正式與中共破冰，是歷史上中國共產黨政權第一次正式面對國際，同時簽署《上海公報》，兩國承諾為外交關係完全正常化。美國與中國正式建交的目標，在1979年達成。由於中美兩國關係不再敵對，加上中共開始經濟改革開放，令中共收回香港的難度大減。1989年六四慘案，自美國總統克林頓上台初期，中美關係再次冷卻。

我繼續說下去，很快會說完，我會指出為何我最後支持議案。

在這樣的中英政治爭拗的背景下，香港一直以這種代理人的模式運作，作為香港民主進程的基本，這亦是為何香港能夠維持一種所謂"有自由，但沒有民主"的狀況。我作一個小結。1994年3月2日，《快報》刊登了前立法會議員黃毓民一篇題為"真相未白，是非未明"的文章。

內文是這樣的："中共與英國在有關香港政制問題上的鬥爭，存在各種各樣的利害衝突，是組織對組織之間的鬥爭，於是，必須組織動員群眾，組織動員群眾靠的是權力，權力則由觀念維繫。

現在，我作一小結，再引用剛才所述黃毓民的文章中一段說話："這是即近哄騙的把港人推使上戰場，落得粉身碎骨方休。"這番話恐怕應驗在今天我們面對的狀況，就是兩群被組織、可能更是被誘使的人不由自主，不明所以，因應一些不知為何會發生的情況而辯論或爭議。

其實，特區政府本有足夠時間，利用各種法例及行政手段，禁止這項邀請。

但是，站在香港市民、香港大眾的角度，究竟我應該如何自處？主席，我剛才論述有關背景，是希望大家回顧過去30至50年的歷史，我們推動民主運動，究竟是為那些不同"顏色"或外國人爭取民主，看看他們會否支持我們，還是反映我們自己真正面對香港"有自由，沒有民主"的社會狀況？這絕對與以下我要讀出的內容完全相關。毛孟靜議員的議案，提及英國《金融時報》亞洲新聞編輯Victor MALLET的工作簽證不獲特區政府續期，涉及國家主權，親北京陣營於是訴諸"外國也有"的"臭蟲論"，指外國也有驅逐記者離開，為何泛民議員又不責罵？不過，最近沙特阿拉伯記者卡舒吉在該國駐伊斯坦堡領事館被殘殺一事，震驚世界，亦證明主權國家即使在其領域內可以為所欲為，但一旦過火，亦有其政治後果。中共在香港的專政手段如何升級？西方陣營如何借助當下香港的局面，針對北京而開拓新戰線，將我們的家園變成為各國在政經角力的戰場？香港人完全陷於被動。各位議員及官員，在這個中美代理人戰爭場上各為其主，但諸位有否為香港的利益......

鄭松泰議員，請坐下。

鄭松泰議員，請坐下。

鄭松泰議員，請坐下。鄭議員，我最後警告你，如果你不坐下，我會裁定你行為極不檢點。

秘書，請把鄭松泰議員帶離會議廳。

鄭松泰議員，請坐下。

我們今天的議案本身是討論言論自由，我覺得議會內的言論自由空間應該很大，但就你剛才的處理手法，我想提出一項規程問題。

主席，我發言支持毛孟靜議員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五項及第十項動議的議案，傳召現時正準備離開會議廳的保安局局長李家超，以及入境事務處處長，到本會解釋香港特別行政區無故拒絕向馬凱先生簽發工作證一事。主席，我想引述一項很有趣的評論，就是《環球時報》對馬凱事件的評論，它表示"少一個馬凱，香港的言論自由不會受損"，即香港的言論自由不會因為馬凱而減少。它認為政府的針對性行為不會對言論自由構成確實損害，亦不會使香港失色。主席，在馬凱事件後，香港的不同外資及商界人士，以至美國國會中國事務委員會主席魯比奧和英國外相侯俊偉，均就事件作出評論和批評，並要求解釋。由此可見，這絕非單純是一名記者不獲批工作簽證的普通事件。英國外相侯俊偉說得很清楚，這是有政治動機的行為。

《基本法》第四十一條亦訂明，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境內的香港居民以外的其他人，依法享有《基本法》規定的香港居民的權利和自由。"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已成為謊話，我們正慢慢步進"一國一制"，與大陸拉平。

我即場與當地入境人員理論，把事情鬧大。

當時我曾邀請建制派人士演講，但我卻不同意他們的論點。我當時指他們出賣居民，就重建提出的方案對居民沒有益處。

代理主席，事實上，正如我剛才提到，外國記者會以至眾多外國人士均認為提倡"港獨"是多餘的，甚至有人認為一定不可行。世界各地提倡獨立言論的人士，均會提出具體的方案、可行性及條件。

文中指出："他只是一個自稱領導一個黨的個人，而這個黨有多少成員是一個謎"。因此，該報道指陳浩天只是追求成立一個"兒童十字軍"。

"老兄"，這種亂扣帽子的行為在議會辯論中真的無日無之。

我沒所謂，反正香港社會就是需要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結社自由。

他確實是"捉錯用神"。本會目前處理的是毛孟靜議員根據《基本法》賦予議員權力動議的議案，與香港事務直接相關，我們必須討論。

以我所知，張國鈞議員是哈日族。

代理主席，馬凱事件發生後，香港政府已經"醜出國際"。

顯而易見，我們對"港獨"的立場十分清楚。

香港有眾多傳媒被中資收購而"染紅"；不少傳媒高級管理人員與政府"圍威喂"而獲授勳。香港的言論自由縮窄至此，建制派有一定的功勞。基於上述原因，我支持毛孟靜議員的議案，希望還自己一個清白。

代理主席，我發言反對毛孟靜議員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五項及第十項動議的議案，傳召保安局局長及入境事務處處長到立法會提交相關文件及解釋馬凱事件。代理主席，我認為毛孟靜議員的議案是一項上綱上線和借題發揮的議案。昨天有泛民同事指出，這項議案根本沒有需要在立法會討論，這點我絕對同意。

政府不公開交代並不代表沒有原因；政府拒絕為馬凱先生的工作簽證續期而不就個別事件交代，是政府的一貫做法，亦是國際間的一貫做法，並不代表這就是"無故拒絕"。

香港是一個絕對歡迎外國人前來遊覽、旅遊和工作的地方，而香港亦是一個有言論自由及新聞自由的地方。

這令我想起剛才邵家臻議員提到的"三人成虎"故事。現在外國很多媒體都以為香港沒有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為何如此？

有多少是指責特區政府或批評特首、保安局局長和問責官員的呢？這種情況代表香港沒有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嗎？

當香港眾多媒體可以表達不同的政治意見，這算是沒有言論自由嗎？這算是沒有新聞自由嗎？

剛才有很多同事指出，香港在新聞自由指數排第七十名，排名甚低。

其實，香港與鄰近亞洲國家的新聞自由排名相差不遠，我們不應自己嚇自己，亦不應妄自菲薄。泛民議員經常說馬凱事件對言論自由及新聞自由有極大影響，但我必須指出，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亦須受《基本法》的限制。

有些市民可能不太明白，為何特區政府不讓馬凱先生的工作簽證續期，但卻無須解釋。關於這一點，剛才很多議員已經說明，這是因為簽發工作簽證屬於地方政府的主權範圍，如果連這件事也要向外國解釋，就等於削弱自己的主權。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例如我想去陳志全議員家裏，但他不讓我去，他無須向我解釋，因為那是他的家，對嗎？

然而，大家可以從電視看到，馬凱先生並非在做記者應做的事，而是在外國記者會舉辦一個與"港獨"有關的論壇，邀請陳浩天演講。中央政府或外交部已經明言不容此舉，因為這是違反《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的事，與我們的政治紅線有抵觸。

今早也有議員提到，我們身為立法會議員，也不能為所欲為。我們身為立法會議員，也不能搶別人的手機，不可以在立法會大樓內飼養貓狗，亦不可以在公眾地方為自己的電動車充電。

如果歐美國家在香港舉辦午餐座談會，大家認為他們會否邀請恐怖分子、阿爾蓋達成員，甚或恐怖主義的鼓吹者或贊助者前來演說嗎？

代理主席，說了這麼久，我認為這項議題根本沒有需要在立法會辯論，因為大家已在不同場合提出類似的觀點。我想在此再次奉勸泛民議員不要為"港獨"塗脂抹粉，亦不要將馬凱事件上綱上線。

代理主席，我支持毛孟靜議員的議案，支持傳召保安局局長及入境事務處處長就馬凱被拒絕續發工作簽證一事來立法會交代。其實，這兩天建制派也有十位八位議員曾經發言，陳克勤議員說討論這項議題浪費時間。如果是浪費時間，其實他不用發言，應該安坐投票。當然，我覺得他發言是好的，因為國際社會都在聆聽今天立法會的辯論，他們甚至比香港人更關心馬凱被無理拒絕續發工作簽證的事件。對於我們民主派的發言，國際社會認為是意料之內，他們反而想聽聽建制派的道理、歪理、邏輯。有朝一日，建制派議員被其他地區拒絕入境，也不用問原因，用他們自己說的"心知肚明"即可。我很留心聆聽這十位八位建制派議員的發言，代理主席一馬當先，是第一位發言的建制派議員。

我不想把李議員比作以前共產黨的女人。

梁美芬議員最坦白，今天建制派議員全部都比政府坦白，政府敢做不敢承認，敢做不敢解釋。

剛才尹兆堅議員的比喻很好，某人主持選舉論壇，提供平台供人辯論，參與者各有各立場，主持人怎會支持某一參與者？如果有人在選舉論壇上宣揚"港獨"立場怎麼辦？

我當然知道政府有權這樣做，亦不用交代理由。

即使我們昨天討論《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有條文訂明在初檢、暫檢時，無須交代理由，但無須不代表不可以。

我只能夠用"止血"這兩個字，因為傷害已經造成，傷害真的比你們想象中大很多。

事實上，既然設有上訴機制，政府便理應提供拒絕入境的原因，否則在不明就裏的情況下被拒發簽證的人士，需要猜度自己因為甚麼原因被拒發簽證。這是我支持毛孟靜議員的議案的第一個原因，既然政府允許被拒人士上訴，就要解釋清楚申請被拒的原因。

這樣，香港才是依循國際做法，而不是與大陸慣例接軌。除了可以迫使政府的入境政策與國際慣例接軌外，出示拒發簽證的有關文件資料，更可顯示政府作出相關決策的過程，從而釐清有關決定是否與馬凱主持有陳浩天參與的午餐會有關。建制派從來沒有認真了解為何美國商會、英國、歐盟這次會對馬凱事件有這麼大的反應。事實上，歐美國家有這麼大的反應，正是因為他們擔心馬凱被拒發工作簽證與新聞自由有關，與他的工作有關。對已發展的地區而言，馬凱邀請陳浩天出席午餐會，可說是提供一個平台，讓香港外國記者會會員了解這個人的想法，而非鼓吹"港獨"。事實上，外國記者會也經常邀請一些不同政治立場的人演說。

過去多年，美國記者年會都會邀請總統發言，無論是共和黨或民主黨的人，無論他們有何政治主張，均可暢所欲言。因此，對於一些已發展國家的政府和記者而言，他們完全不能理解為何邀請一個人出席午餐會進行演講，就等於勾結"港獨"。

我歡迎尚未發言的議員站起來說清楚，為何今天發言支持毛孟靜議員議案的議員已經等於暗中支持"港獨"。如果政府是因為馬凱舉行午餐會而拒發簽證給他，可以坦白向香港市民說。對於歐美國家而言，政府基於一項新聞活動而取消他的工作簽證，這是否等於侵犯新聞自由？如果政府能夠出示文件，證明拒發馬凱工作簽證與他舉行午餐會無關，而是由於其他技術性問題，那當然可以向外界交代。其實，除了新聞機構外，很多外國駐港機構，甚至大企業或商界，現在要捉摸中共和政府的標準是很困難的事，他們產生了很大憂慮。如果今天這項議案獲得通過，我覺得可以令外國企業更清楚知道政府對於入境簽證，特別是工作簽證的審批政策。馬凱被拒發簽證，實際上已令外國企業和機構人心惶惶，他們完全不知道政府採納甚麼標準，因為政府沒有說明理由，只是說"心知肚明"。

最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個觀點。一直以來，我也不大明白政府現時的做法背後有甚麼邏輯，直至我看到名為"從電子煙到港獨"的文章。電子煙和"港獨"有何關係？我看完終於明白那邏輯是甚麼。政府之所以全面禁止電子煙而不禁傳統香煙，原因是全面禁止傳統香煙的成本代價太大，但電子煙是新興的，政府便禁了它。我說的邏輯就是，陳浩天或者一個香港人，政府即使說他在香港違反《基本法》，但也沒有一項法律可以阻止他發言。

大學教師享有言論自由、學術自由，但政府可以不跟他們續約。這就是一個威權政府，當它無法運用任何法律直接對付陳浩天，沒法拘捕、監禁他，便運用任何手段教訓他周邊相關的人，可說是殃及池魚或殺雞儆猴，而不考慮教訓完後的代價。寧枉毋縱是現時特區政府的做法。

代理主席，《金融時報》亞洲新聞編輯馬凱的工作簽證續期申請被拒一事引起社會——特別是新聞工作者——的關注。我了解並關注新聞業界代表及組織對今次事件的擔心和憂慮。然而，對於今次事件是否確實影響香港的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社會上有不同看法。今天毛孟靜議員的議案措辭中提及特區政府"無故拒絕"馬凱的工作簽證續期申請。當然，我們目前無從得知，政府拒絕馬凱的工作簽證續期申請的真正原因，但這並不代表政府的做法是"無故"。正如世界很多其他地方一樣，入境事務處除了考慮申請人是否符合一般的申請規定外，亦會按個別旅客的情況，依照法律和既定政策，考慮是否批准有關人士的工作簽證。最近亦有傳媒提及特區政府於1998年回應立法會議員質詢時提到，政府在審批各類工作簽證時有6項準則，包括申請人並無不良紀錄，以及申請人及其僱主的活動對香港整體上有好處等。故此，我認為入境處今次的決定是有根有據，是經過審慎和周詳考慮。有很多人猜測，馬凱的工作簽證續期被拒的原因，是與香港外國記者會早前邀請香港民族黨主席陳浩天舉行午餐會一事有關。

但縱使這是幕後的原因，以此定論特區政府以政治手段打壓香港新聞自由，是非常不合理的。大家均認同新聞工作者的社會角色極為重要，他們為大眾快速傳遞多元的信息，發揮監察政府的功能、報道社會各種現象，很多時能夠揭露社會的不公，伸張公義。新聞媒體從業人員亦有免受干預採訪、調查、編輯及評論的權利。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及出版自由，是文明和開放社會應具備的非常重要的條件，在香港皆受《基本法》保障，政府有責任確保這些權利不受侵害。

換言之，他的做法令人難以信服他是受香港歡迎的人物。接着我想談政府是否有需要解釋入境處今次的決定。在馬凱事件發生後，有不少團體要求特區政府交代事件，甚至收回決定。但是，我亦知道，就類似事情來說，有關政府一般不會評論每一宗個案或交代他們的決定，這是國際的普遍做法。原因可能有很多，例如事件內容敏感，亦可能是出於保密的需要，或為了避免引發外交衝突等。總之，我們不應隨便開此先例，因為這種事件會經常發生。香港作為中國的一個特區，其出入境政策屬於"一國兩制"下的自治範圍。入境處處長根據現行法律、政策及個案情況作出決定。特區政府如同其他國家或政府一樣，不需要向外界解釋。我想就陳志全議員剛才的一些觀點，提出我的看法。首先，他希望特區政府"畫公仔畫出腸"。

事實上，這次事件涉及國家安全是否得到充分保障。中央政府賦予香港特區在國家安全問題上自行立法的任務和責任，到今時今日仍未得到充分落實。所以，國家安全可說是仍未得到合理和充分保障。這次事件充分突顯了香港就國家安全立法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特區政府固然有這方面的權力，但在行使這項權力的同時，也背負着這方面的職責，這對國家、對社會、對市民都非常重要。這項職責就是確保國家安全得到保障、確保香港社會得到安寧、確保市民生活不受干擾、社會不會出現混亂。

代理主席，我明白這次事件確實引起了新聞業界和一些社會人士的關注。但是，我相信特區政府只要能夠一如既往，根據《基本法》保障香港的新聞和採訪自由，以實際行動向本港社會或國際社會說明，香港的新聞自由沒有受這事件影響。我相信時間將會證明，這次事件不會對香港產生負面作用。

我不會重複我們民主派支持議案的意見，我只想補充一點。代理主席，我當然支持毛議員這項議案。我也明白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對於"港獨"零容忍，以確保國家安全和統一。

雖然政府是按法律程序做事，但這一定是林鄭月娥政府高層的政治決定。我覺得應該衡量這項決定的實際效果。政府對"港獨"零容忍，以確保國家統一。

代理主席，最近我和一班老朋友飲茶，席間有人說很同情我們立法會議員，因為立法會經常上演鬧劇，我們被迫參與其中。今天這場是否鬧劇，我不作評論，留待市民去評論。

就是反對派議員口中所謂的打壓言論自由、干預新聞自由等。但是，我聽反對派議員說了這麼久，說着說着，似乎變成不是"鍾馗捉鬼"，而是"鍾馗拜鬼"，甚至是"鍾馗嚇鬼"。很多反對派議員引用的，就是外國某機構這樣說，美國商會這樣說，英國這樣說，好像他們認為外國人、外國機構、外國某人說的就是聖旨，就是絕對正確的，於是引用作為就這次事件攻擊特區政府的理據。亦有一些議員說着說着，例如涂謹申議員剛才所說的是最新的理由，之前也有很多反對派議員說過，就是特區政府在中美出現貿易糾紛時拒絕馬凱簽證申請，會引發美國的反感和報復，影響香港特區的經濟。

大家看看最近一個例子，美國《華盛頓郵報》一名記者，名叫卡舒吉，他在駐土耳其的沙特阿拉伯領事館內被殺，第一時間出來表態的美國總統，但他說不會制裁沙特阿拉伯，因為會影響國家利益。我今早看新聞報道，英國外相亦出來說相同的話，即在考慮與沙特阿拉伯的關係的同時，要考慮英國國家的商業利益。換言之，外國很多政府重視國家利益多於一切，但香港的議員似乎認為香港本身的利益並不重要，一名外國記者的權益更重要。主席，我不會揣測《金融時報》記者馬凱為何會被拒簽證，這是特區政府的一貫做法，不會評論，我們也無從得知。但是，今天很多立法會議員卻非常不公平地用他們自己揣測的理由指責特區政府。我們工聯會今天反對毛孟靜議員的議案，主要是因為我們支持特區政府按照《基本法》執行我們主權份內的出入境政策。《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四條寫明，對世界各國或各地區的人入境、逗留和離境，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可以實行出入境管制，這就是中央政府通過《基本法》授權特區政府執行其主權範圍內的事情。我相信世界各國也如是。任何人如果被懷疑對某地方或某國家的利益有損害，又或者因為某種原因，被該地方或國家視為不受歡迎，當地政府可隨時拒絕他入境。今次事件因為主角馬凱是記者，所以有人借題發揮，無限上綱。但大家不要忘記，他們背後的政治勢力，美國、英國也多次拒絕記者入境，其實不足為奇，也並非甚麼罕見或奇怪的事。記者除了從事屬記者身份的工作外，亦可能有其他很多工作，在其各樣的工作中，究竟有否一些損害當地利益、有否一些令人不可接受的事？我相信現在大家都不知道，反對派議員只是用一些表面揣測的理由在此指責特區政府，我覺得非常不公平。因此，我們一定支持特區政府按照《基本法》的授權，按照香港法律，按照香港的一貫做法，堅持好好守護香港本身的利益，亦要好好守護國家交給特區政府的任務，那就是好好保護我們的國家安全和主權。

我發言支持毛孟靜議員的議案，藉此引用《立法會條例》調查入境事務處拒絕為記者馬凱的工作簽證續期的事件。此事已經引起香港社會、新聞界以至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歐盟、加拿大領事、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及美國商會均已發出聲明，要求特區政府解釋。

香港經常拒絕記者和持不同政見的人士入境或拒絕他們的工作簽證續期嗎？

事實上，近年被特區政府拒絕入境的個案越來越多，例如香港雜誌《號外》的台籍編輯張鐵志、台灣學運人士林飛帆、台灣學者何明修和吳介民、日本千葉縣的市議會議員和田健一郎，以及最近期的英國保守黨人權事務委員會副主席Benedict ROGERS。從阻礙來港進行國際交流的人士入境，到拒絕為記者的工作簽證續期，這些舉動並非所謂的"慣例"，而是變本加厲，是北京一次又一次借故干預香港事務、破壞"一國兩制"的證據。然而，香港人和立法會絕不可因而變得麻木，因為新聞自由是香港立足國際的根基，是香港的寶貴招牌。即使北京認為香港的價值及新聞自由逆耳和礙事，但在"一國兩制"下，北京根本無權干涉，這正是實行"一國兩制"的原意，政府不可能不知曉。今次需要引用《條例》，就是因為特區政府有官員服從於北京對香港的干預，做出服從於"一國"而破壞"兩制"的行為。立法會引用《條例》，便是要負起監察政府的責任作出調查，同時告誡特首和政府官員，他們若不捍衞"一國兩制"就是失職、瀆職和失責，香港人定會譴責他們，追究到底。其次，今次事件令眾多在香港的外籍人士相當擔憂。

事實上，該午餐會不只邀請港獨人士發表演說，還邀請了反對港獨的人士、政府代表和各方持份者，是一個公開、自由開放的討論平台，豈可被建制派抹黑為宣揚港獨的平台？

眾所周知，拒絕向記者續批簽證，一直是北京打壓新聞自由的手段，一名長期關注新疆狀況的法國女記者近期亦遭受同一對待。

這是不用證據的，這是香港人的觀感。一般市民明顯感到這是北京的旨意，是對記者的報復行為。當政府自行破壞"一國兩制"，特首和官員都用"慣例"及"無須解釋"等言詞作藉口，只會更加證明特區政府作賊心虛。我希望特區政府能夠反思，他們一而再、再而三地利用行政措施執行北京的政治任務，其實是做事不問良心，我會將這種行為形容為一種平庸的惡。我要特別提醒政府，不要以為順應北京要求便可令中港關係由矛盾變成和諧，這是愚昧無知的想法。服從北京干預香港的野蠻命令，實際上是支持破壞香港的價值，執行任務的人不可能免於道德責任。實際上，你們只會留下出賣香港新聞自由、言論自由、法治和核心價值的罵名，失去香港人的信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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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我們現在不是在討論選舉問題，而是馬凱遇到的問題：一個外國人來港工作，他的權利也要被北京政府和特區政府篩選。

這是否反映出特區政府和北京政權的野蠻專制？香港人的基本自由和權利是否蕩然無存？事已至此，我奉勸建制派議員珍惜機會，不要老是被稱為"橡皮圖章"。

香港不應敗在保皇黨手上，不應敗在只聽北京說話的政府手上，不應敗在粗暴干預香港自由的北京政府手上。

這項辯論相當重要，雖然很多同事——特別是親中派同事——或會認為這是一場鬧劇，但我知道很多市民、外國機構及傳媒組織很關心，立法會在馬凱事件上有甚麼意見。親中派提出數個主要觀點：第一，慣例是不用公開解釋為何要趕走某些人，拒絕他們入境；第二，慣例是趕走某些人時，通常會引述外國例子，說明趕走他們沒有問題；及第三，有同事提到，雖然特區政府沒有解釋為何變相趕走馬凱，我知道原因是馬凱和香港外國記者會踩到紅線。如果不給他一點顏色看看，北京顏面何存？

很多同事已論述這點，早前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戴啟思亦曾指出，既然當事人可以上訴，為何不向他提供理由？就申請牌照或其他事宜而言，如果有上訴機制，為何不向當事人提供理由呢？

第二個理由是事件涉及主權問題，所以我們有權趕走某人。

難道一名記者在土耳其沙特阿拉伯領事館被殺，你便認為他們有理由這樣做？我們心中要有一把尺。

很多人取笑香港民族黨為"二人黨"、少年十字軍等，為何要無故禁制香港民族黨在香港的存在？讓我們看看美國、英國及日本的例子，日本嘉利吉俱樂部主張琉球獨立，該俱樂部有派人參選。

今次事件涉及兩套截然不同的價值觀的衝突。第一套價值觀是"紅線論"，中共認為事件挑戰了它的權威，也挑戰了它的紅線，所以要把所有直接或間接踩到紅線的人徹底趕盡殺絕。在這過程中，他們更不惜犧牲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和新聞自由。這是第一套說法，也是親中派同事極力主張的說法。很不幸，香港市民一直認為香港不是這樣的。中共想強硬地把帽子套到香港人和香港身上，又說紅線最大，先前享有的所有權利也要讓路。所以，現時情況相當有趣，雖然說我們有言論自由，但言論自由是有限制的；我們可以參政，但參政權也是有限制的。

我希望市民不要在被洗腦後忘記了另一套主流價值觀，就是言論自由、結社自由、新聞自由和集會自由，這些都是根深蒂固的價值觀，也是我們必須擁有的自由。

第二，我亦不會討論"港獨"，究竟事件是否與FCC的午餐會或陳浩天先生所作的言論有關，以及黨禁等問題。第三，我不會討論言論自由。基本上，對我來說，言論自由與今次的課題無關。第四，我不會談論究竟特區政府作出有關決定是否明智？特別是我剛才聽到涂謹申議員說，在中美貿易糾紛的大局下，究竟這個決定會否添煩添亂？還是毛孟靜議員提出的這項議案才添煩添亂、上綱上線？此外，我也不會討論，作為一個開明進步的社會，究竟當局應否採取比較前衞、先進、合乎文明和文化準則的決定？正如大家亦曾談及英國現時會說明因何拒絕某人入境，讓人可以提出上訴，這些我們將來有機會或許可以在政策委員會上討論，但這並非今次議案所涉及的話題，亦非代理主席李議員剛才所說，是否應該給予申請人機會，說出理由，讓他能上訴？還是應否有一把尺，量度先進、文明和公道的做法？

我要多謝易志明議員，他昨天發言時表示，每一年都有很多個案，很多人在香港被拒入境，當局也不會公開理由。

主席，另一個我留意到的比較是甚麼？

FCC剛巧被指是交換情報的組織之一，所以會否經放大鏡放大後，有些事情我們未必知道，雖然這件事發生的時間比較不巧，但如果以放大鏡看一看，有些事可能是我們不知道，但當局是知道的而要作出有關決定。

主席，我剛才說過不談言論自由，而事實上，要評論香港的言論自由，的確我覺得可以套用一句說話，便是還有很多改善空間。

他開始發言時說"四不講"，但一講便講了15分鐘。

"不過，我想謝議員一定不會離開，他如此雄辯滔滔，一定有方法爭取繼續在那裏享用午餐。

馬凱是FCC的副主席，無故被拒入境，情況等同謝議員在FCC用膳時無故被趕走一樣。

這與新聞自由無關嗎？

馬凱在香港工作多年，一向入境也沒有問題，但為何當他的身份碰巧變得與新聞自由相當有關時，他卻無故被拒絕再來香港？

返回今天的討論議題。

各位，我們不能否認此事與新聞自由有關。國際社會給了我們一個非常大的信號。10月初，外國記者會發表聲明，表示十分關注事件，並形容政府做法不尋常。外國記者會表明，如果政府沒有合理解釋，會要求政府撤回決定。事件發酵，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亦發表聲明，表示高度關注今次事件，要求港府就此事盡快作出解釋，並強調香港是一個"高度自治"的地方，新聞自由是香港的核心價值，必須受到尊重。國際間已紛紛關注事件。毛孟靜議員動議這項議案的目的，是要求官員到本會把事件交代清楚，令關心香港新聞自由的香港人得以心安，以及最低限度平息國際社會對此事的無謂揣測。如果政府連這也不做，怎能進一步解釋為何馬凱無故被拒入境？

香港的新聞自由得來不易。

他們既要面對本身機構的辦公室文化，而這可能正在影響新聞自由和專業自主，同時亦要面對周邊的大環境。如果香港失去了新聞自由，又或新聞自由受到衝擊，我們真的無法把一個我們最引以自豪的香港留給我們的下一代。總統傑佛遜有一句名言，大家都耳熟能詳："如果要我在政府與報紙中二擇其一，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報紙。因為報紙代表第四權，負責監察整個政府。政府是一個有公權力的機關，它一旦濫權......

"我記得列根說過一句很有意思的話："政府並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政府本身才是問題所在。

今次事件之所以牽動國際社會的關注，莫過於港府事後的回應真是太難看了。

本來事件的覆蓋層面並不太廣闊，現在卻越演越烈，衝擊着我們今天討論的核心問題——新聞自由。新聞自由有多重要？如果沒有新聞自由，我們過去便無法在這個會議廳揭露種種社會問題，不會知道律政司司長的寓所有僭建情況，不會知道社會上很多與公眾利益相關的事宜。

就今次事件，美國商會已發出聲明表示，港府拒絕向馬凱續發工作簽證，是向外界發出一個令人憂慮的信息：沒有新聞自由，資本市場不能有效運作，商業和貿易也不能可靠地進行。歐洲聯盟駐港澳辦事處發言人表示，歐盟正密切留意事件，希望香港政府澄清拒絕向一名記者發出簽證的原因。歐盟又指，香港新聞自由本受《基本法》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所保障，如今卻引起疑問。

大法官休戈.布萊克曾說："只有自由而不受牽制的新聞，才能有效揭露政府之弊。

新聞自由是否虛無縹緲？你可以說它觸摸不到，不是具體的存在，但你最少可以從一個城市的氣氛，感受到這個城市是否擁有這種自由。

不論立場如何，我深信建制派議員也不想這種事情發生。

主席，我開始發言時以謝議員作為例子，希望他不要介意。

是美國商會太敏感，說錯話了嗎？這是一個真心的警號，值得我們深思。

新聞自由得來不易，我們十分寄望有一天，香港在世界新聞自由指數的排名能重拾聲威。

他可能曾在店鋪裏投毒，甚至是老闆看到他昨晚在店鋪門口小便，很多不同的原因。

陳志全議員認為"畫公仔要畫出腸"，如果他真的在店鋪門口小便，或在食物裏投毒，老闆應說出來，他也不是沒有道理。

如果特區政府事事都要向公眾交代，當然有助提高知情權和透明度，但對事情卻可能無益。

鄺俊宇議員又說，應該給政府機會到來解釋，如果說完之後，他可能會接受。

政府每解釋一件事，反對派一定會挑骨頭，問題絕對會比答案多。

我們回到最根本的問題，香港人可撫心自問，馬凱或FCC的這類型人士來香港，究竟是否真的為香港帶來利益？單是陳浩天到FCC宣揚"港獨"，而FCC提供平台，做法已經對香港無益，嚴重衝擊《基本法》及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

"我們愛國愛港人士可能會接受這解釋，但反對派卻不會。

香港市民感到很混亂。

我覺得馬凱這個人可憐，為甚麼？因為我確實不知道他是否真正的搞手，如果FCC才是真正為陳浩天提供宣揚"港獨"的平台，馬凱便不是唯一要負責的人，整個FCC都要思考，政府會否繼續把地方租給他們？

這事件絕對與新聞自由無關，純粹因為有人衝擊《基本法》，想搞"港獨"，提供子彈給"港獨"人士，我覺得不該這樣。因此，我想了很久，究竟我們未來的路應如何走下去？香港應否繼續在反對派這種抹黑下繼續生活？

何俊賢議員，請繼續發言。
這不是政治，也不是制度的問題，其實，香港市民為何會選擇許智峯，真的不是因為議員的質素，而是因為立場，甚至是他們背後的選舉機器等問題。

如果我們的行動或立場的確與中央一致，反對派便扣我們帽子，指我們是橡皮圖章，我不能接受。因此，我希望各位反對派議員，不要每件事都扣我們帽子，我知道這可能是他們在選舉中生存的方式。如果議員不扣我帽子，便不能製造敵人，選票亦可能無從得手。但歸根究底，今次馬凱事件應否繼續燃燒下去？我認為這對香港的確無益，應該在此停止。但我再重申，FCC為陳浩天宣揚"港獨"提供平台，是我作為香港人所不能接受的。

然而，我也明白政府有其苦衷，現在立刻終止租約又的確不近人情，但到接近續約時，真的要考慮清楚。我認為FCC如果繼續這樣做，對香港會造成巨大的衝擊，不如把那個地方用作過渡性房屋，不要製造那麼多問題，興建公屋可能對香港的價值和貢獻更大。無論如何，馬凱只不過是這件事的馬前卒而已，可能還有很多類似FCC的衞星團體在香港活動。

這是立法會議員、普通香港人和中國人都會做的事。

何俊賢議員剛才說明，這不是馬凱的問題，他被拒續發簽證的原因，很明顯是與他早前以香港外國記者會署理主席或第一副主席的身份主持一個公開論壇，邀請陳浩天講解香港民族黨有關香港獨立的立場。這個行為引致馬凱不獲特區政府續發工作簽證。很清楚，兩件事是直接關連的。

不過，他們表示，記者有責任聆聽不同聲音，所以舉行這個研討會，讓陳浩天自由表達觀點。我不知道馬凱或外國記者會觸犯了甚麼法例，也不知道陳浩天觸犯了甚麼法例。如果說他的言論與《基本法》有抵觸，這的確是事實。《基本法》第一條說明，香港是中國不可分離的一部分；他倡議"港獨"，當然抵觸《基本法》。但是，抵觸《基本法》是否等於犯法呢？

很多人未必完全同意《基本法》，甚至特首"林鄭"也曾公開表示，她未必完全同意《基本法》第一百零七條。究竟"港獨"是否不容討論？究竟是否不能容許任何人在公開場合或研討性質的場合討論"港獨"？這點很重要，也是整個問題的核心。

我曾在大學任教，但我已經退休。

在歷史演化中，是否沒有國家曾經歷分裂或匯聚，或曾經歷獨立、被殖民，然後再獨立？這種過程是否不能討論的呢？聯合國有相關公約，亦有過往的做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不少殖民地紛紛脫離宗主國，獨立運動也出現。很多國家在聯合國監察下，進行自決及獨立的過程。這些歷史事實是否不能討論呢？如果我們把這些歷史事實引申到香港的情況，我們是否不能作出討論？

主席，這事件是否與言論自由、學術自由、新聞自由相關？

這是21世紀的香港，我們自詡為亞洲國際都會、國際金融中心，現時亦要扮演國家"一帶一路"構想下，其中一個重要的樞紐地區。這就是我們的國際視野。我們要讓國際社會知道，如果畫上紅線，無論涉及甚麼自由，當局都會設法打壓。

今天有些同事也要表忠，清楚說明他們的立場是緊跟中央。所以，任何有關獨立的言論都不能容許，提供討論場地亦不能容許，外國機構也要趕出去。

特區政府已引用《社團條例》，宣布香港民族黨是非法組織。今天，對付黑社會的條例竟然被用作政治打壓工具。如果言論自由引發仇恨或令其他人受到傷害，甚至煽動暴力，我們都不能接受。但是，陳浩天的言論與煽動暴力、引致其他人受到傷害有否直接關係？

言論自由是有限制的，但有關言論沒有抵觸基本的核心價值。

我們也想知道這事件與中央有否直接關係。

如果是，便可能違反《基本法》，我們要求特區政府向市民清楚交代。我們要維護基本的核心價值，並維護《基本法》給予所有人的保障，就是我們有言論自由和表達自由。

國際社會的秩序就是建立在大家都說道理，用文明的形式發表意見，而不是不喜歡聽便不讓他人發表意見或在境內出現。我認為，中國或特區政府不應有這種野蠻行為。我們應要文明、開放及公開地讓大家有基本的表達自由，不應只會緊緊跟隨中央劃下的紅線。所以，我發言支持毛孟靜議員的議案，要求保安局局長和入境事務處處長到立法會交代整件事的來龍去脈。

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毛孟靜議員動議的議案。何君堯議員剛才批評毛孟靜議員濫用程序，但毛孟靜議員已清楚說明，她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動議議案。《基本法》第七十三條列明立法會的職權，該條第五項指立法會有權對政府的工作提出質詢。毛孟靜議員動議這項議案，旨在傳召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先生及入境事務處處長曾國衞先生，詢問他們為何無故拒絕Mr Victor MALLET——英國《金融時報》亞洲新聞編輯馬凱先生——的工作簽證續期申請。《基本法》賦權立法會議員對政府的工作提出質詢。毛孟靜議員透過這項議案向李家超提出質詢，是合法和合憲的。《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十項表明，在行使質詢政府的職權時，如有需要，立法會可傳召有關人士出席作證和提供證據。

馬凱先生以往申請工作簽證未曾出現問題。

傳召官員到立法會，是因為這件事情已引起本地和國際社會關注。各界對特區政府有否以政治手段打壓香港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表示憂慮。我們只想清楚了解事件，並請政府出示相關文據、簿冊、紀錄和文件，以及作證和提供證據。這項議案其實是以《基本法》為基礎，亦得到立法會主席批准進行辯論。

我們當然也明白，建制派一直努力削弱本會議員的權力，特別是在質詢政府及以《立法會條例》調查政府方面，建制派議員可曾支持立法會行使相關職權和職責？顧名思義，"保皇黨"必須保護政府，為政府擋駕、護航。

其實他們根本不知道這是本會根本享有的權力。

這項議案旨在給予政府機會清楚交代整件事。剛才有議員指政府有難言之隱，所以無須作出交代。我作為立法會議員，也很想了解行政機關官員在執行職權時有何難言之隱。李家超局長上京時是否受到訓斥，以致要整治陳浩天，以《社團條例》宣布其組織不合法？我相信議員和很多市民都想知道政府有何難言之隱。

是否中聯辦指使他們這樣做？

我們絕對有必要了解，官員是否按照《基本法》、其個人良心和自由意志執行公務；抑或他們身不由己，很多事情由北京而非香港決定？

這些涉及"一國兩制"的問題，當局必須交代清楚。

剛才謝偉俊議員也承認他是該會會員，但他發言後期卻表示懷疑香港外國記者會是國際情報組織，在本港收集國際情報。

單單主持一個演講會，便要被罰不能續領工作簽證，並被驅逐及永久不准返回香港，這件事真的聳人聽聞。我作為一名學者，經常出席公開會議，我也曾出任主持人無數次，亦曾邀請不同人士演講。我作為通識教育的教授，當然要接觸不同觀點。

根本上，就香港現時面對的問題，"港獨"當然違反《基本法》。《基本法》第一條清楚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如推動"港獨"，當然違反《基本法》，但我相信大多數香港市民亦不支持"港獨"。

再者，從經濟角度而言，獨立對香港也沒有好處。

國際媒體或外國政府對這件事件回應時表示，他們認為此事引起很多憂慮，香港政府的做法令人深感不安。

大家必須謹記，香港最寶貴的是現時的"一國兩制"。"一國兩制"的精神，便是香港拒絕大陸化。如果香港全面大陸化，"兩制"便會消失，對香港人和國家來說也肯定是災難。

當然，我支持主席運用他的權力。但是，談到離題，我有不同的看法。很多在席的泛民議員要求政府解釋，要"畫公仔畫出腸"。

今天很多泛民議員的發言說，建制派在做中央政府的橡皮圖章。

美國總統、英國首相等外國勢力一說話，香港的應聲蟲便群魔亂舞，在立法會提出各種辯論。有數位議員說，如果沒有人發聲的話，這類事情便陸續有來。如果我們這些對香港負責的議員不發聲的話，攪亂香港的人便陸續有來。今天我聽到他們很多言論，其實也可以套用在他們身上。有人說，疑似以甚麼之名，攪甚麼之實。他們正是以新聞自由、言論自由之名，疑似以記者身份去攪一些顛覆、反華亂港之實。

沒有"一國"，何來"兩制"？

傷害國家、傷害民族，比傷害人更要不得。

所以，這是大是大非的問題。

議案的關鍵詞是"無故拒絕"，但堂堂特區政府絕不會毫無理由地做一個決定。香港是一個自由港、一個開放的城市，每年有很多遊客、商人和參與國際交流的人來，哪怕有些人持有不同的政治立場。

我不知道是否因為她的國籍問題，被美國當局認為她可能與恐怖分子有聯繫。

亦有人分析這可能與她的國籍有關。其實，一個在危難之中仍然捍衞新聞自由的記者去領獎，都被一個高舉自由旗幟的國家拒絕入境，這是一個莫大的諷刺。

這是回歸前港英政府的粗暴做法。說一個與政治無關的例子。著名生物學家、北京大學生命科學聯合中心主任饒毅在美國工作20多年，2007年他放棄美國國籍，回中國貢獻。他在2016年參加學術交流時，被美國拒絕簽證。這與學術有關，完全與政治無關，難道美國又打壓學術自由？

其實，他們心中都有一個雙重標準。對於外國，他們認為甚麼都是對的；對特區政府，就事無大小，都用放大鏡來看，用陰謀論來看。其實，我非常同意就各個案例，每個地方，包括美國，不一定需要提供解釋，因為始終每個地方都享有入境審批權。

終有一天會世界大同，但現今世界仍然有國界，仍然有主權國家，需要有出入境管制。任何人士如果被某國家或地區政府認為可能危及國家安全或社會利益，都不會被批入境。

我相信這是一個文明社會的正常標準。本來議案的確沒有甚麼值得討論，但我越聽越覺得離題，而離題又反而令這項辯論有意義。

我們的紅線是堅決反對"港獨"，不能讓"港獨"在香港有任何苗頭和發展空間，因為這對香港的"一國兩制"是致命打擊，對我們的國家民族會帶來嚴重破壞、災難。蘇聯四分五裂之後，民生凋敝，我們的國家是否要步蘇聯後塵？

不同國家的確有不同的歷史和背景，但我們的國家中國自秦漢以來，已經是一個很強、大一統的國家。我們的民族智慧是，凡是國家分裂，必定生靈塗炭，民不聊生。我們這2,000多年的經驗，說明我們中國人要團結，國家才能強大，才能有發展，我們才能安居樂業，才能有好的生活。因此，對於任何獨立的苗頭，哪怕涉及人數少，我們也不能掉以輕心。身為負責任的政府的官員，保安局局長與身為議員的我們，對於危害國家民族的事情、"港獨"的思潮，必須防微杜漸。我們不應打着自由的旗號，任由其發揚壯大。

某人如果明知一件事不對，卻提供一個平台讓別人做，其實是幫兇。這群人口說不支持"港獨"，實際也是推動"港獨"的幫兇，明修棧道，暗渡陳倉。這些破壞"一國兩制"、違法違憲的事情，我們都難以接受。

英國哲學家約翰.密爾在《論自由》中提出兩個觀點，即如果一個人的行為不涉及其他人的利益或社會秩序，便不應該受到規管，但如果他的行為影響其他人、社會秩序或公眾利益，這種行為便不妥，應受到規管。我剛才談及有人在香港鼓吹"港獨"，我必須強調，鼓吹和一般性的討論是兩個概念，我們現在或多或少是在討論，但我們一定不是鼓吹。陳浩天則是赤裸裸地鼓吹"港獨"。他的香港民族黨被禁，就是因為他在黨綱中明目張膽推動"港獨"。他的言論其實也不符合《基本法》。當然，有些人說現時沒有法例禁止人討論"港獨"，所以我覺得特區政府要適時凝聚社會共識，推動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基本法》寫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

任何含含混混、單擋掩護都是沒有意思的。

代理主席，毛孟靜議員議案的辯論本來是沒有意思的，但最後變得有意思，因為照妖鏡照出了部分反對派——我不想說全部，我不想一竹篙打一船人——口裏說不贊成"港獨"，其實內心希望不斷為"港獨"製造空間，製造一個以自由之名推動"港獨"之實的平台。

我想強調特區政府有權就是否批准來港工作簽證延期作出決定，簽證是"一國"主權範圍內的事務，任何人士和組織均無權干預。我認為這次的決定有真憑實據，亦是依法辦事，合法合憲。

我聆聽了多位議員的發言，大家已經說得很清楚，反對派議員一味將這事件與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掛鈎，罔顧事實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這事件與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究竟有何關係？其實我看不到有直接關係。雖然大家也說這件事可能與香港外國記者會邀請陳浩天演講有關，但這只是揣測，即使有關又如何呢？FCC邀請陳浩天發表有關"港獨"的演講，其實便是建立平台宣示"港獨"。

我們要知道香港最重要的是"一國兩制"，"一國兩制"不容侵犯，而"一國兩制"的根本便是"一國"。我聽到多位議員發言，大部分泛民和反對派的議員心中其實根本並無"一國"，正因為他們心中沒有"一國"，所以他們才會想到這麼多荒謬的理據，認為保安局和入境處做得不對。保安局考慮禁止香港民族黨運作其實有理有據。眾所周知，翻看香港民族黨發表的所有言論，便知道他們宣揚和推動"港獨"，而反對"港獨"是香港社會的主流意見。大部分市民必然看得到"港獨"危害"一國兩制"，對香港來說並非出路，亦不是好事。在保安局公開宣布將禁止香港民族黨運作後，FCC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仍然邀請陳浩天到FCC"播獨"，這是刻意的挑釁行為。如果有人作出政治的挑釁，香港政府應否扮作看不見呢？因此，我看不到這事件與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有何關係。香港有多麼自由？

我真的看不到這事件與香港的新聞自由有何關係，但是，如果泛民和反對派議員如此着重新聞自由，認為記者的尊嚴如此重要，我也想提醒他們一件事。

"但我未曾聽過你們責罵、譴責過"黎老闆"一句，亦沒有聽過你們要在立法會動議根據《立法會條例》來質詢律政司司長為何到現在仍不控告"黎老闆"。如果你們如此着重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請不要多重標準，對每個記者也要一樣，不要輕視香港的記者，而尊重外國的記者。所以，我覺得整個辯論只是一場政治炒作，藉以為"港獨"建立平台，反對派議員並藉此事利用立法會的平台"唱衰"香港、詆毀香港、說香港政府無理、說香港沒有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所以，我覺得這次辯論是根本完全"莫須有"。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我想提出規程問題。陸頌雄議員和葛珮帆議員剛才在發言中提到，有些反對派議員是......

《議事規則》第415條提到"議員發言的內容不得意指另一議員有不正當動機"。

然後，我再聽到葛珮帆議員剛才的陳辭，其實我亦認為葛珮帆議員是在意指民主派議員聲稱反對"港獨"，實質卻是想搭建一個台去支持"港獨"。我想請代理主席裁決，剛才兩位議員的發言有否違反《議事規則》第415條。

我是按照一致的標準作出裁決，我看不到有議員違反《議事規則》。

毛孟靜議員及林卓廷議員會根據《立法會條例》各自動議一項議案，該兩項議案的主題均涉及沙田至中環線的建造工程。秘書處已書面通知議員，本會會就這兩項議案進行合併辯論。合併辯論完畢後，本會會先表決毛孟靜議員的議案。不論毛孟靜議員的議案是否獲得通過，林卓廷議員均可動議他的議案。合併辯論現在開始，有意就這兩項議案發言的議員請按下"要求發言"按鈕。我會先請毛孟靜議員發言及動議她的議案，然後請林卓廷議員發言，但他在現階段不可動議他的議案。

為方便電視機前的觀眾了解我的議案，我會簡述我的議案的內容：本會委任一個專責委員會，以調查有關香港鐵路有限公司涉嫌隱瞞沙田至中環線建造工程不合規格及更改圖則、涉嫌於沙中線沿線8個車站建造工程期間有監測點的沉降幅度超出預設停工指標而沒有暫停工程及通報公眾，及其後提議放寬沙中線會展站工地附近監測點的預設停工指標的事宜，以及其他相關事宜。我亦希望該委員會獲立法會授權，運用《立法會條例》第92條下的權力進行有關調查。代理主席，有市民或建制派的同事或會質疑，類似的議案曾於立法會上一年度的會議提出，何以現時再次提出，所以容許我先略作解釋。第一，監督政府是立法會的憲制責任。根據《基本法》第六十四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必須遵守法律，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負責......當前的問題是香港鐵路有限公司出現重大管治危機和重大的建築醜聞。港鐵公司的大股東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而特區政府亦有數位官員是港鐵公司董事局的成員，所以此事並非單純是一間上市公司的管治問題，亦牽涉重大的公眾利益和政府監督等重要問題。立法會有重要的憲制責任，就涉及重大公眾利益的議題加以追究，並向政府問責及了解事情的實況。因此，不論有關獨立調查委員會的工作如何，這並不會剝奪立法會應有的憲制責任和權力。我希望各位同事不要以獨立調查委員會作擋箭牌，表示既然已有獨立調查，立法會便不應再進行調查。事實上，根據本會的歷史，過去有多宗涉及重大公眾利益的事件，除有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外，本會亦有專責委員會同時進行調查。因此，我希望大家履行立法會的憲制責任，支持我的議案。第二，現時獨立調查委員會的職權範圍，即獲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授權的調查範圍有4方面。第一，是紅磡站工程的事實和情況；第二，檢討港鐵公司的項目管理和監督制度；第三，政府的監察和規管機制的涵蓋範圍；第四，建議適當改善措施。代理主席，在特首林鄭月娥提出上述這4方面的調查範圍時，只是整個沙中線工程的醜聞爆發的中段，當時仍有很多事情未被揭發，以致有關調查範圍相當狹窄。在紅磡站事件發生後，我們看到土瓜灣站、會展站等工程問題陸續出現。

我們且回顧自獨立調查委員會成立後發生的事件。第一，傳媒在2018年8月時揭發，原來港鐵公司和政府一直以來的報告全部是錯的，報道指政府人員發現，在"東西走廊混凝土澆築倉"中，港鐵公司使用了一份未經屋宇署審批的施工圖，路政署署長鍾錦華形容新圖則與原來的圖則有很大改動，按新圖則的設計，推算工程較原先設計少用了2,000個螺絲帽。至於東西走廊共32個混凝土澆築倉中，有20個倉按照未經審批的圖則施工。

不過，港鐵公司並無按規定指示承建商停工，而港鐵公司亦沒有要求承建商採取加固或緩解措施，更離譜的是，港鐵公司並無通報受影響的居民。

一如毛孟靜議員剛才所說，沉降是會影響民居的，市民的生命和財產均在居所內，如此重要的事情，何以不向居民通報，致令市民日夜惶恐呢？這是極不負責任的做法。接下來，我們看到更改圖則的問題原來比我們想象的更嚴重，原來禮頓建築有限公司擅自刪去了77幅連續牆的鋼筋，並無通知政府。港鐵公司及屋宇署在兩年後才發現，幾經轉折，才採用削牆補救的方式來彌補這77幅連續牆設計的頂層鋼筋被削走的問題。承建商禮頓完全是自把自為，大家也看到禮頓已處於完全失控的狀態。代理主席，最令我感到憤怒的是，最近由政府委任3名前政府高層官員組成的沙田至中環線項目專家顧問團，完成檢視現時鋼筋造假的情況後，曾向港鐵公司提出建議，要求他們鑿開混凝土抽驗，確定鋼筋造假的情況有多嚴重。然而，對於由政府委任的專家顧問團提出的建議，港鐵公司居然以蜻蜓點水式的方法，找出數個位置抽查混凝土，敷衍了事，最終迫使顧問團發出中期報告，指港鐵公司現時檢查的數目遠低於會計統計的標準，要求迫使港鐵公司重新制訂一份檢測計劃。其實，在事發初期，我已告訴局長必須鑿開混凝土抽驗。

陳帆局長作為港鐵公司的董事，怎可以容許港鐵公司對專家顧問團的報告也敷衍了事呢？

我明白這一點，但我們現在要做的，是要找出事情的真相。究竟問題有多嚴重；究竟問題是如何發生的；究竟問題該由誰負責？如果我們不清楚找出事實及全面了解事情，試問日後如何汲取經驗和教訓呢？主席，現時由前法官夏正民領導的獨立調查委員會，當然可以發揮其角色和效用，但正如我在發言開首時所說，調查委員會的職權範圍相當狹窄，而立法會亦有本身的憲制責任，調查一些涉及重大公眾利益的事件，我們不應逃避自身的責任，以及逃避我們應做的工作，把我們的責任假手於一名前法官及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

我們一定要找出事情的真相，只有這樣我們才可以重新起步，檢討港鐵公司應如何改革。事情不應像現在那些造假的鋼筋、被剪短的鋼筋、沒有旋入螺絲帽的鋼筋般，掩藏在混凝土內，我們不知問題會否在100年、50年或20年爆發，這並非應有做法。我們應該要對香港市民負責，對我們的下一代負責。我們定必要徹查港鐵公司今次沙中線的重大醜聞，讓市民大眾清楚明白如此深刻的教訓。我謹此陳辭，希望各位議員支持我提出的議案。

為監察沙中線工程可能引致的沉降，在工程的設計階段，香港鐵路有限公司需要進行評估及建立一套嚴謹的監察系統，在適當的位置裝設監測點，定期進行監察。港鐵公司透過監察數據了解工程對附近環境的影響，並須採取適當的行動，把影響維持在可控制及安全的範圍內。港鐵公司在推展沙中線地基及挖掘工程前，建立了一個三級啟動的監察機制。當沉降數字到達某一個級別，港鐵公司便需採取預設的行動。當工程展開後，港鐵公司在掌握泥土參數、地下水位、挖掘工程的程序及構築物狀況等實地資料後，可估算受影響的構築物及設施的潛在沉降指標，並諮詢路政署或屋宇署。港鐵公司指出，其所設定的指標通常會設於較保守的水平，以便逐步及持續地進行監測工作及採取預定的緩解措施。因此，三級啟動機制預設的最高指標，並非一個絕對的安全"分水嶺"，即使部分構築物因鄰近的鐵路工程出現沉降，而錄得幅度超過原預定，甚至再設定的最高指標，並不代表該設施會出現結構安全問題。重要的是，港鐵公司在推展工程時，對有關構築物和設施進行頻密而持續的沉降監察，並在諮詢有關部門後，進行緩解措施，以確保結構安全。政府要求港鐵公司整合樓宇及各種設施的沉降數據，定期向屋宇署及路政署匯報。工程項目的安全一直是首要原則，倘若沉降幅度達到預設的最高指標，工地必須立即停工，以保障公眾、工地工人及周邊設施的安全。毛孟靜議員關注的沙中線土瓜灣站位於馬頭圍道地底車站的挖掘工程，於2016年11月完成。根據港鐵公司的紀錄，於工程進行期間，有部分監測點的沉降幅度超過預設指標。港鐵公司根據三級啟動機制採取了相關措施，包括增設監測點、安排註冊結構工程師檢查樓宇狀況、於樓宇附近進行灌漿以加固地層等。根據港鐵公司的評估，土瓜灣站附近有沉降讀數達到第三級別的樓宇，其傾斜率均少於屋宇署發出的"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中所指定的最高指標。在道路方面，有位於馬頭圍道及落山道行人道上的監測點的沉降讀數最早於2015年1月超標，有關行人道地面經港鐵公司重整後，現時已重新開放及正常使用。至於地下公用設施方面，港鐵公司亦已聯絡煤氣公司為地下煤氣管道進行檢視，確認煤氣管道結構安全及運作正常。此外，港鐵公司亦安排註冊結構工程師，為土瓜灣站工地附近受沉降影響的23幢樓宇進行樓宇檢查，檢查結果確認全部23幢樓宇結構安全。現時土瓜灣站附近受影響的構築物，包括樓宇、公用設施及道路的沉降監測點的累積沉降幅度，均沒有超越現有或已更新的預設指標。根據港鐵公司的監測數據顯示，土瓜灣站工地周邊的沉降情況已經穩定下來。港鐵公司會繼續對這些監測點進行監測。運輸及房屋局在本年8月15日成立由3名資深退休政府官員組成的沙中線項目專家顧問團，以全面檢討港鐵公司的項目管理系統，並建議在推展沙中線項目時應採取的額外管理和監察措施。因應社會人士的關注，專家顧問團亦會同時檢視沙中線的沉降事宜。沙中線鐵路計劃是根據《鐵路條例》授權進行。任何因沙中線大圍至紅磡段鐵路工程而引致建築物遭受實質上或結構上的損壞，可根據《鐵路條例》向運輸及房屋局局長提出書面申索，有關書面申索會交由地政總署根據該條例訂定的程序處理。另一方面，當港鐵公司接獲居民反映建築物有裂痕時，港鐵公司工程團隊會聯同承建商進行實地視察，包括目測檢查建築物、拍照紀錄、覆查相關的監測點紀錄，以及翻查港鐵公司於施工前於該單位進行的樓宇勘察紀錄，以確認裂痕是否在沙中線工程開展後才出現，然後將個案轉交獨立第三方的公證行調查及跟進。港鐵公司已修訂有關程序，公證行完成調查後會直接將報告交予申索人，而副本送交港鐵公司，港鐵公司不會先預審報告。我理解港鐵公司正着手籌備一個計劃，撇開法律責任，用務實的方法在財政上協助土瓜灣站附近的受影響業主維修住宅單位內的牆壁。港鐵公司會盡量簡化程序，並盡快推行計劃。至於沙中線沿線曾錄得沉降幅度超過預設指標的情況，港鐵公司已於本年8月30日發放沙中線沿線最近期的沉降監測數據。早前沙中線會展站工地，鑒於部分沉降幅度超出預設停工指標，港鐵公司於今年8月10日暫停相關挖掘工程，並就工程對附近構築物造成的沉降進行詳細分析，其後提交恢復會展站挖掘工程的建議及理據。相關政府部門在確認公眾安全不受影響後，同意港鐵公司有關復工及修訂沉降指標的建議。路政署及屋宇署聯同港鐵公司檢視現行安排，並採納專家顧問團的意見，為沙中線工程制訂通報機制。政府於今年9月28日公布沙中線鐵路工程對周邊構築物及公用設施影響的監察及通報機制，闡述在通報機制下，當沉降幅度達到預設停工指標時，港鐵公司須暫停相關工程，有關部門隨後會視察受影響的樓宇和公用設施及發出新聞公報，港鐵公司更新預設停工指標以及復工的安排。運輸及房屋局成立的沙中線專家顧問團於10月19日向本局提交第一份中期報告，該中期報告於10月24日公布。專家顧問團表示，計劃選取沙中線的一些個案進行審核，以評估監測及管制制度的成效。就港鐵公司推行的沙中線項目紅磡站擴建部分的連續牆及月台層板建造工程中的扎鐵工程，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於本年7月10日根據《調查委員會條例》委任調查委員會。終審法院前非常任法官夏正民獲委任為調查委員會主席。調查委員會會就事件進行調查，並檢討港鐵公司的項目管理和監督制度等，以及政府的監察和規管機制，建議適當措施，以促進公眾安全和保證工程的質量。除了調查委員會外，警方亦已展開獨立的調查工作，而屋宇署亦已就事件啟動《建築物條例》涵蓋範圍的調查，以確定當中是否有違法的情況。另一方面，發展局已根據《承建商管理手冊》，就港鐵公司沙中線紅磡站、土瓜灣站及會展站的施工問題，於10月8日向負責的承建商採取規管行動。就紅磡站的施工問題，總承建商禮頓建築有限公司已被暫停認可名冊內其註冊所有工程類別的投標資格，為期12個月，由2018年10月8日起生效。政府會保留採取進一步規管行動的權利。若將來得到更多與紅磡站施工問題有關的資料，發展局會重新檢視情況，在有需要時建議及採取進一步合適的規管行動。為加強監督港鐵公司推展沙中線工程的工作，路政署已採取了強化措施，包括要求港鐵公司提供向承建商的施工所發出的"不及格報告"的數據，匯報在工程質量上有任何改善或惡化的趨勢，以便採取適當的措施、加強其"監察及核證顧問"巡查工地的次數、派員到工地進行獨立的突擊檢查、要求港鐵公司加強公司內部及與政府之間的通報機制，以及改善施工監管制度。而屋宇署亦會持續監察紅磡站擴建工程月台層板的結構安全狀況，包括每星期進行現場視察。運輸及房屋局和專家顧問團現正要求港鐵公司制訂一套全面及整體的策略，以確認紅磡站擴建工程月台層板等建築結構的狀況，該策略包括︰一檢視及核實所有建造紀錄；二鑿開部分月台層板與連續牆的接駁處進行檢查；三進行非破壞性測試；及四荷載測試等。就港鐵公司於10月15日向政府提交核實紅磡站擴建工程東西線月台層板及連接牆的實際建造情況的首階段報告，政府已嚴謹檢視該報告，並向港鐵公司提出意見。專家顧問團於第一份中期報告中指出，港鐵公司首階段報告的覆蓋範圍狹窄，未能符合全面評估的要求。政府要求港鐵公司於本月中提交一套全面的策略，涵蓋紅磡站擴建工程的整個建築結構的實際建造細節。就本年10月19日一篇有關紅磡站連續牆承建商擅自刪走77幅連續牆部分頂層鋼筋的報道，根據港鐵公司提供的資料，承建商禮頓於2013年7月為了方便扎鐵及澆注混凝土等工序，建議更改有關鋼筋設計，並其後執行。直至2015年1月，港鐵公司向屋宇署開始提供連續牆的竣工資料，屋宇署才發現竣工記錄圖則有關接駁連續牆及東西走廊月台層板的鋼筋結構細節，與先前所接納的圖則不一致，遂拒絕接納有關竣工證明書，並於2015年5月知會路政署以作跟進，以及要求港鐵公司提交事故報告和補救方案。港鐵公司於2015年7月提交事故報告及於2016年1月向屋宇署提交有關設計補救方案，確認改動的連續牆頂層鋼筋的設計符合結構安全的要求，該設計補救方案於2016年3月獲屋宇署接納。至於報道中提及有關港鐵公司及禮頓再次更改連續牆頂部的設計事宜，由於這正是調查委員會須釐清的事實，這方面應留待調查委員會跟進。至於在10月19日一篇有關紅磡站、紅磡體育館及都會海逸酒店於2014年12月出現沉降超標的報道，港鐵公司當時對紅磡站擴建部分附近的相關構築物和設施進行頻密而持續的沉降監察，並採取適當的行動及進行緩解措施，把影響維持在可控制及安全的範圍內以確保結構安全，沉降數據已經穩定下來。主席，政府高度重視鐵路工程地盤鄰近建築物出現的沉降事件，以及紅磡站擴建工程的建築結構問題。正如上文所述，政府已積極採取相關措施，把沉降對工地附近構築物，包括樓宇、公用設施及道路構成的影響維持在可控制及安全的範圍內，以保障公眾安全。就紅磡站擴建部分發現工程不合規格及更改圖則事件，政府已按《調查委員會條例》成立具有法律權力的調查委員會。調查委員會正進行獨立及全面的調查，以及公開聆訊。鐵路安全是絕無妥協空間，我們會考慮調查委員會的調查結果和建議，以及專家顧問團的意見，進一步改善政府監督港鐵公司的工作，期望更有效地推展沙中線工程。政府認為立法會沒有必要引用《立法會條例》設立專責委員會調查。就沉降事件，政府開誠布公，除發放沙中線沿線的沉降監測數據外，亦已設立監察及通報機制以增加透明度。顧問團亦準備選取在沙中線項目的一些個案進行審核，以評估監測及管制制度的成效。

我發言支持毛孟靜議員及林卓廷議員提出的議案，要求根據《立法會條例》成立一個專責委員會，調查沙田至中環線土瓜灣站的工程。我相信今天很多就合併辯論發言的議員，特別是建制派、保皇黨的議員，都會像陳帆局長剛才那樣，說政府已經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做各項工作。局長在20分鐘的發言裏誇誇其談，說如果立法會再引用《立法會條例》進行調查就是架床疊屋。我差不多可以保證，隨後發言的蔣麗芸議員一定說同樣的話。主席，我發言是要很清楚地解釋，民主派議員要求成立專責委員會調查沙中線事故，為何會較政府的獨立調查委員會的調查範圍更深更廣、更整全而全面，希望從而讓大家有很深入的看法，經了解後才投票。回看政府上月24日公布沙中線項目專家顧問團向陳帆局長提交的中期報告，當中提出了16項初步建議，9項涉及紅磡站擴建工程。

但是，各位、主席，沙中線事故發生至今已經5個月，局長，是整整5個月，運輸及房屋局和香港鐵路有限公司至今才有一份中期報告，這絕對是過於緩慢、後知後覺、監管失責，亦是力度不足。另一方面，港鐵沙中線紅磡站工程獨立調查委員會昨天進行第八天聆訊。

局長是否記得當日曾傳出一些新聞？傳媒"爆料"有200支、500支鋼筋被剪短，香港人已經譁然，現時說的是1,300多支。潘焯鴻更指出，他去年與禮頓建築有限公司簽署了一份保密協議，應對方的要求，把手機內兩張剪鋼筋的相片及一段影片刪除，更要銷毀儲存在雲端的相片，以及重新格式化相關的電腦，甚麼都刪除了，毀屍滅跡。所以，我們從今次沙中線的醜聞可以看到，承辦商禮頓及分判商中科興業各執一詞，雙方在第一天聆訊就已經各有立場，不斷爭拗。然而，事情發展至今，歸根結底，最大的責任都離不開港鐵公司及特區政府。港鐵公司本身當然是監管不力，整個監察、通報機制存在嚴重漏洞，前線的代表、港鐵公司一方的監督人員監工粗疏，發現工程有問題亦知情不報、加以隱瞞，無視工人及乘客的安全，這是香港人對港鐵公司如此憤怒的原因。同樣地，這亦顯示了政府、運輸及房屋局、路政署監管不力。所以，在今次沙中線工程醜聞上，政府絕不能獨善其身。政府成立的獨立調查委員會，只是單單調查沙中線工程項目下紅磡站擴建部分的連續牆及月台的層板建造工程。沙中線有10個站，現時的調查委員會只調查紅磡站的擴建工程，不會超出這個站的擴建工程部分。但是，過去5個月以來，種種跡象顯示沙中線工程醜聞的問題只是冰山一角，絕對不止於紅磡站，更觸及會展站、土瓜灣站，相信還有更多工程失誤會陸續浮現。

政府做了甚麼呢？政府人員後知後覺，路政署要待到整整兩星期後的6月15日才公開說看到有涉嫌造假的情況，政府亦要報警。局長在6月20日就沙中線的工程質量問題回應議員質詢時竟然指出，每次都是在新聞報道後才得知，對港鐵公司未有上報深表遺憾。局長剛才在20分鐘的發言中表示已作出適當監察、高度重視、積極處理，但這是事實嗎？

只有找出這些成因，才可以防範日後重蹈覆轍、避免重複犯下這些錯誤。在港鐵管治出現嚴重問題的同時，政府的監管亦有大量漏洞。因此，陳帆局長，即使港鐵公司現時有部分管理層離職，作為亡羊補牢的手法，這也不足夠。

這涉及沙中線整個內部管理架構，責任由上而下層層外判的背後，存在結構性的管理問題。在今次沙中線醜聞中，路政署聘請的外判顧問公司究竟有否派員定期監察沙中線工地的工程進度、質素及實際情況？甚至當顧問公司發現工程出現問題，有否即時通知路政署呢？局長，到了這一刻，我們也不知道，政府成立的調查委員會會否對沙中線工程內部管理架構作出調查及檢討？我們所知不多，存有疑問，所以才希望透過根據《立法會條例》成立的專責委員會再作研究。因此，如果兩項議案獲得通過，由立法會議員組成專責委員會，第一步當然是深入調查土瓜灣站工程地盤附近建築物出現嚴重沉降的事件，而專責委員會的最終目標，亦必然是針對整條沙中線，包括沙中線合共10個車站、車站相關的隧道及高架橋，全面調查這些與工程相關的部分。

在過去一段很長時間，有關注沙中線醜聞的傳媒曾多次追問，政府也沒有清楚解說，今次由政府委任的獨立調查委員會亦沒有循這個方向加以調查。所以，民主派議員才提出成立專責委員會，就港鐵公司董事局能否有效履行其在法定及合約上、就施工缺陷及不合規格方面而言，是否有足夠和有效的匯報及緩解修正制度。立法會如果成立專責委員會，亦會進行研訊，調查方向集中在工程有否良好管治、衡工量值，甚至對沙中線的內部管理架構加以調查。這並不會與政府成立的調查委員會，甚至警方刑事調查的工作重疊，很清楚並無重疊，不是局長剛才所說的架床疊屋。我們希望這個專責委員會比政府做得更全面及提出更好的建議，避免將來再次發生類似沙中線的醜聞。我們作為代議士，作為立法會議員，可以行使法定的調查權，把今次沙中線工程的醜聞事故查個水落石出，目的只有一個，就是避免日後政府再有這類大型基建工程、交通基建工程時重蹈覆轍，給市民一個清楚的交代。我希望建制派及保皇黨的議員深思熟慮，想清楚，特別是九龍西甚至新界東的議員。蔣麗芸議員、李慧琼議員及鄭泳舜議員落區視察時，看到土瓜灣的建築物出現沉降，向居民表示很重視，但到投票讓立法會履行職務、行使調查權找出沙中線醜聞的成因時，請他們不要走開，請他們不要投反對票。為市民做實事，是我們應有之義，責之所在。

我希望當局能夠就這點作出改善，若路政署在各區進行工程期間發現甚麼新問題，必須及時通報區議會，讓區議員知悉有關事宜。

既然知道有問題，那麼應如何處理？作為建制派一員，我不會忙不迭地公開指責政府沒用、故意隱瞞、分明欺騙市民，惡意希望樓宇沉降後會出現安全問題，我不會抱持這種態度做事。

此外，屋宇署也有派員視察該23幢樓宇的安全程度，並發出聲明表示看不到有任何結構安全問題。港鐵公司則表示，土瓜灣站附近的工程已經完成，建築物和地下管線的沉降幅度現時已穩定下來，即不會再出現任何沉降。他們現時已檢查並確定有關傾斜度或任何指標均已符合要求，保證樓宇安全沒有受到影響。

現在土瓜灣居民最希望沙中線能早日開通，因為大家已經長時間受交通之苦。所以，主席，此時毛孟靜議員提出引用《立法會條例》，我看不出可以如何幫助市民。真正能幫助市民的，是照顧他們的需要，解決他們目前所擔心的事，並保證每一個單位均是安全的。我在此順帶一提，假如有市民仍然感到擔憂，我希望他們聯絡蔣麗芸議員辦事處或民主建港協進聯盟的區議員，我們必定會幫他們跟進到底。我反對毛孟靜議員動議的議案。我謹此陳辭。

主席，我們現在討論由毛孟靜議員和林卓廷議員根據《立法會條例》動議的議案，動議由立法會委任一個專責委員會，調查沙田至中環線土瓜灣工程的沉降問題，以及沙中線建造工程不合規格和更改圖則等事宜。一直以來，香港公共運輸系統既方便又效率高，備受國際社會肯定，令香港人引以自豪。

主席，香港鐵路網絡覆蓋範圍廣泛，政府規劃新發展區時，標榜以鐵路作為公共交通骨幹，不論是港島人、九龍人或新界人，每天很大程度都要乘坐港鐵出行，在可見的將來，香港對鐵路的依賴只會有增無減。因此，鐵路的安全和效率是我們最關注的範疇，要達致安全和高效率，鐵路工程的質量至為重要。自今年5月底爆出沙中線醜聞後，立法會就事件多次召開特別會議，政府、港鐵公司和中科興業有限公司都有派代表出席。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在今年7月6日就沙中線土瓜灣站和會展站召開特別會議，在7月13日討論紅磡站被指不合規格的鋼筋工程，在8月31日討論港鐵公司沙中線工程地盤周邊樓宇及其他設施出現沉降的事宜。同日，交通事務委員會也召開特別會議，討論沙中線紅磡站擴建部分的連續牆及月台層板被指欠妥的鋼筋工程問題。對於港鐵公司的重大失誤，政府已迅速採取果斷行動。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7月10日宣布委任調查委員會，委任終審法院前非常任法官夏正民及英國倫敦大學學院建築和基礎建設政策教授Peter HANSFORD，全面、客觀、深入和獨立地徹查沙中線紅磡站擴建部分的工程。獨立調查委員會已於10月22日展開聆訊，預期在12月底完成所有作供，各方預料在明年1月作總結，最後由調查委員會撰寫報告提交特首。此外，政府亦委派3名資深退休政府官員，組成"沙中線項目專家顧問團"，協助檢討沙中線的工程項目管理。沙中線醜聞曝露了大型工程監管制度的漏洞，港鐵公司明顯監管不力，總承建商禮頓建築有限公司"失蹤"，至今也沒有前來立法會解釋，連政府也拿它沒辦法。所以，我理解毛孟靜議員和林卓廷議員提出議案，目的也是為了查明真相。

現時獨立調查委員會已展開聆訊，政府委派的顧問團亦提交了中期報告。我相信現有機制已可迫令港鐵公司及各分判商交出更多證據，讓專家有能力還原真相，梳理出大型工程監管失效的原因。也許有議員會反駁，指出獨立調查委員會的調查範圍只限於紅磡站擴建部分，有別於兩位議員提出針對土瓜灣站及其他工程進行調查。

如果獨立調查委員會還未得出結果，立法會便引用《條例》同步調查，恐怕並非善用議會資源的有效方法。

沙田至中環線是近年非常龐大的鐵路工程，全程長17公里，涉及10個車站和多個地區，既有南北走廊，亦有東西走廊。

今天沙中線須停工及進行多方面調查，真的令人感到非常失望，而我們剛才聽到局長的解釋仍然令人很不滿意。首先是剪鋼筋的問題，似乎是因為有判頭"爆料"，政府才得悉有關事件，令政府現在要委任獨立調查委員會進行調查。我們每天也聽到很多關於承建商及分判商的指控，而另一方面，對於沙中線會展站及其他車站的沉降問題，剛才局長的解釋同樣令人非常不滿意。

過往曾獲得立法會絕大多數議員支持的調查最少有3宗：其一是短樁事件；其二是前高官梁展文退休後到商界服務、涉嫌收受延後利益的事件；而其三是剛好10年前雷曼債券令投資者蒙受損失的事件。我們在必要時應進行調查，因為正如剛才有同事指出，立法會有監察政府的職能。但問題是，這類關乎建築工程是否違規、未有按照圖則施工和影響安全等的調查，確實應由具備專業知識的人士進行，而我相信這將較由數十位議員組成委員會進行調查的效率高得多，準確性亦會大大提升。再者，主席，如果由立法會進行調查，現時4年的任期已過了兩年多，餘下時間已無多，而即使要成立委員會，也會是明年的事。如果我們調查這些工程事故，相信港鐵公司必定會聘請資深大律師辯護。屆時，不論是承建商禮頓或其分判商同樣會聘請大律師，結果可能只會讓資深大律師接到多點生意，把立法會變成法庭般由各方答辯，而有時甚至會要求閉門提交資料。因此，在立法會這個龐大的機構中，70位議員中可能有50位議員加入委員會以公開聆訊的方式調查，我相信效率和成效確實比不上由工程人員組成的專家小組。因此，主席，我認為我們現階段在資源和時間上根本不足以進行大規模的調查。雖然我們對政府及港鐵公司的表現非常不滿，但就紅磡站的事件而言，我認為最有效的方法是等待政府委任的專家小組的調查結果。至於沙中線的沉降事件，如果我沒有聽錯，局長剛才表示政府委任的專家小組已提交一份報告。

何時可以向立法會交代，讓我們有機會詢問專業人士對沙中線紅磡站以外其他地點的安全評估為何？

毛孟靜議員要求調查沙田至中環線土瓜灣站工程地盤鄰近建築物出現沉降的問題，以及特區政府和香港鐵路有限公司是否涉及監管不力和蓄意隱瞞沉降問題的相關事宜。林卓廷議員則要求調查有關港鐵公司涉嫌隱瞞沙中線建造工程不合規格及更改圖則、涉嫌於沙中線沿線8個車站建造工程期間，有監測點的沉降幅度超出預設停工指標而沒有暫停工程及通報公眾，以及其後提議放寬沙中線會展站工地附近監測點的預設停工指標等相關事宜。鑒於毛孟靜議員及林卓廷議員的議案主題均涉及沙中線建造工程，主席閣下決定就該兩項議案進行合併辯論，我認為是適當的處理方法。不過，我必須強調，我認為毛孟靜議員及林卓廷議員在現階段動議這兩項議案並不恰當，更不值得支持。主席，今天已經是非建制派議員就沙中線工程的議題第四度在立法會要求引用《條例》調查。沙中線項目共有10個車站，服務範圍遍及港、九、新界，是一項牽涉面甚廣的工程，相信沒有人敢擔保在今天的辯論結束後不會出現新的問題。然而，我幾乎可以肯定，屆時亦極可能會有議員同事提出議案，再次要求動用立法會的"尚方寶劍"來舞弄一番。如果是這樣，堂堂香港立法會就會變成圍繞港鐵公司，甚至只是圍繞一項大型基建工程的某些具體問題不斷轉圈，糾纏不休。我認為這不符合整體香港利益，亦並非廣大市民所願見。主席，鑒於港鐵沙中線紅磡站的相關工程問題涉及公眾安全，引起社會廣泛關注，因此特區政府亦高度重視。

到了7月10日，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正式委任調查委員會，就港鐵公司推行的沙中線項目紅磡站擴建部分的連續牆及月台層板建造工程中的扎鐵工程，以及引起公眾安全方面關注的其他工程，進行調查。調查委員會亦會建議適當的改善措施，以促進公眾安全及保證工程質量。政府亦已委任由數位前署長組成的專家小組，審視相關工程的技術情況，作出建議。對於政府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的決定，立法會不同黨派的議員亦罕有地一致認同及支持，因為調查委員會的分量非同一般。首先，這是法定的調查委員會，是根據《調查委員會條例》成立的。調查研訊屬於司法程序，有法定權力傳召特定人物作供或出示任何物品或文件，是名副其實的"有牙老虎"。其次，終審法院前非常任法官夏正民獲委任為調查委員會的主席兼委員、而倫敦大學學院建築和基建建設的政策教授Peter George HANSFORD則獲委任為委員，他們兩人的專業資歷及經驗可謂毋庸置疑。特區政府曾經在2014年成立獨立專家小組，審視港鐵公司就監督廣深港高速鐵路項目所採用的項目管理制度、成本控制機制，以及政府的監測程序。夏正民法官及Peter George HANSFORD教授亦分別擔任該專家小組的主席及其中一位專家成員，兩人都非常熟悉以服務經營權模式在香港推行鐵路項目的安排。

主席，調查委員會將由其委任日期起計6個月內或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准許的時間內，向行政長官提交報告。

主席，土地沉降可以是由自然或人為因素所造成。如果工程涉及挖掘等工序，便必須對沉降情況進行監察。如果沉降數字超過警戒線，未必代表不安全，而是必須作分析和跟進。長久以來，香港對涉及地基挖掘等工序的工程也實施嚴格的沉降監控，主要是從樓宇結構、地下公用設施和地面等3方面進行監察，相信政府工務部門及公用事業機構都有各自進行監察工作，是不容疏忽的。

目前，相關部門與機構未有發現不安全的情況。就沙中線土瓜灣站附近的沉降超過警戒線的問題，我曾向屋宇署署長了解，知悉署方已即時檢驗土瓜灣站附近23幢樓宇，結果顯示是安全的。署長並向我承諾會繼續密切關注和監察，我認為這是負責任的態度。如果業主擔心樓宇安全有問題，港鐵公司亦會找公證行作出評定，報告會直接交給業主。我亦曾與煤氣公司溝通，對方解釋了土瓜灣站附近的煤氣管道狀況，檢查結果顯示是安全的，亦會繼續密切監察，而現時採用的管道物料和設計也是較為柔軟的。至於其他相關的公用設施，例如供水、供電系統和道路等，亦有相應的部門或機構負責監察。因為沉降問題而停工超過一個半月的港鐵沙中線會展站工地已經恢復挖掘工程，政府在監控沉降問題上有一套科學而且審慎的方法處理。自1970年代本港有地下鐵路工程以來，一直也沒有因為沉降而引起安全問題。屋宇署、路政署、水務處和煤氣公司等也有責任監測沉降對各自負責的設施及公眾安全的影響，港鐵公司並非單一持份者。政府同意港鐵公司修訂會展站地盤一些監測點的沉降上限，須考慮周遭建築物的結構安全及公用設施的狀況，亦必須經過謹慎和科學化的計算，因此，我們一方面要責成港鐵公司對政府公開透明，開誠布公；另一方面，也不要令社區過分疑慮。

在目前階段，更可能影響獨立調查委員會的工作，無助於解決問題。主席，我及香港經濟民生聯盟的同事均不贊成毛孟靜議員和林卓廷議員的議案，因為在現階段既無必要，亦不恰當，亦無助於解決問題。

主席，港鐵公司近年"甩轆"不斷，其中沙田至中環線更是"重災區"，令市民異常憤怒。綜合而言，港鐵公司及政府就沙中線項目最少犯了四大錯誤：監管失效、隱瞞沉降、一再超支，以至通車無期，而每項錯誤均嚴重。

就此，民建聯對港鐵公司予以強烈譴責，要求政府必須問責到底。港鐵一直被世界公認為首屈一指的鐵路系統，以安全可靠見稱，而港鐵公司的鐵路營運及管理更是知名。但是，最近紅磡站工程被揭發出現"短筋"，接着是會展站、土瓜灣站的牆身被削薄事件，以至全線多個車站均出現沉降幅度超出上限，甚至連煤氣供應管道也因為沉降而有機會變形，需要更換，反映"甩轆"事件已非個別情況，而是極可能出現了系統性問題。令市民更憤怒的是，連串事件被揭發前，港鐵公司高層以至政府監管部門均被蒙在鼓裏。

這些確實反映港鐵公司和政府，無論在施工質量、工程監督，以及通報機制上，均有缺失。主席，除了監管失效外，第二個問題是隱瞞沉降。工程質量以至監管未能過關之餘，更令人失望的是港鐵公司管理層處理問題的態度。"甩轆"事件發生後，他們不是開誠布公，檢討改進，反而是隱瞞，直至被傳媒揭發，其後對事件的回應更是避重就輕。例如，在沙中線項目施工期間，土瓜灣站工地附近的不少居民均發現所居單位出現裂痕，過去他們亦曾向港鐵公司投訴，但港鐵公司的回覆卻指裂痕是因為大廈陳舊老化或市民自行維修導致。

港鐵公司肯定是刻意對議會及市民有所隱瞞，令公眾對港鐵公司的信任跌至低谷。我相信沙中線項目可能是至今造價最昂貴的單一鐵路項目，雖然造價昂貴不是市民所願見，但造價昂貴有多種原因。

現時馬頭圍道數條行車線仍然被封，在施工過程中，市民受到很大滋擾，再加上現時出現這些一連串的質量問題，市民實在擔心。我希望局方稍後回應時能交代沙中線的實際預計通車日期。主席，面對沙中線項目一連串的問題，我們積極跟進。我們認為，除了追究責任外，更重要的是回應市民最迫切的要求。第一，我們要求進行獨立調查。其實，早於紅磡站工程被揭發"短筋"後，民建聯的議員已即時約見陳帆局長，要求成立由法官主持的獨立調查委員會徹查事件，並要傳召承辦商、分判商等的工程人員追究責任，因為我們認為由法官主持的調查委員會具備較高專業性及公信力。最近，由前法官夏正民領導的調查委員會已開始聆訊，市民每天猶如追看電視劇般了解調查進度。調查委員會預計6個月內會完成調查報告。我們認為政府應當設法協助調查委員會盡快完成調查，並且公開報告。我們亦認為，在調查過程中如發現其他系統性問題，包括土瓜灣站及會展站，便不能再等，應立即就出現問題的車站工程展開調查。第二，更重要的是確保安全。

港鐵公司及煤氣公司的代表亦多次在區議會或居民大會上答覆市民的問題。不過，我希望當局了解，這些問題不會就此結束，因為通車後——雖然延遲了，但總有一天會通車——可能會出現新一輪沉降。

主席，正如我剛才所說，在沙中線項目施工期間，其實已經有不少居民發現單位出現裂痕，而每次向港鐵公司投訴，港鐵公司便交由其公證行回應。回應一般是大廈的樓齡長，裂痕是市民自行維修所致，所以他們不會負責。當沉降超標被報道後，居民更不安心。因此，我早前在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會議席上，要求港鐵公司的高層考慮沉降對當區居民造成的實際影響，並作出實質的賠償。我知道，其實港鐵公司就此事的討論已達最後階段，正積極考慮為居民提供這方面的協助。我希望關注這事件的市民或有需要協助的市民繼續聯絡我們的辦事處。

第四，當然是繼續要求徹底追究責任。沙中線項目的一連串問題均暴露政府部門對大型基建項目的監管不足，特別是對承辦商的監管，而港鐵公司與承辦商之間對於監管工程的角色似乎也需要理順。

我們認為政府需要向市民交代。

港鐵公司的表現確實令市民失望，但我們對於引用《條例》的立場是一致的。

在報告公開後，我們會繼續監督問題。如有需要，我們當然會繼續跟進。另一方面，我們也知道現時由法官領導的調查委員會的工作已進行得如火如荼，而警方的刑事調查亦平行地進行。

嚴格來說，其實已經是第五次，因為今天進行合併辯論，一併討論毛孟靜議員和林卓廷議員的議案。公民黨當然會支持兩位同事的議案。兩位同事的議案不約而同聚焦在沙中線工程引致附近建築物沉降的事宜。今次與以住3次有議員動議引用《條例》的不同之處，在於過去數次我們希望引用《條例》調查沙中線車站內的工程問題，希望能夠在通車前"望聞問切"，找出問題，力挽狂瀾，以保障未來的沙中線乘客及長時間在站內工作的港鐵員工的人身安全。主席，但今次卻有所不同，今次兩項議案動議引用《條例》調查沉降，因為沙中線的工程質量問題，已經由單純的工程問題、鐵路問題、地底的車站問題，擴展成為地面上的民生問題。即是說，即使我不是沙中線的潛在乘客，通車後無論有多方便我也不會乘搭，但工程已經令我家中的牆身出現裂紋，令我工作的地方沉降，令我惶惶不可終日，甚至活在擔憂、恐懼之中。主席，土瓜灣那20多幢樓宇固然飽受沉降影響。而與立法會近在咫尺的會展中心、分域碼頭海軍商場，以至在我們看到對岸的紅磡體育館，這些地方每天都有很多未必會乘搭沙中線的人到訪，甚至在裏面工作。由擅改圖則的工程公司、沉降超標也不叫停工程的政府部門、屢次被揭發知情不報的港鐵公司炮製出來的恐懼，為何要由曾經對香港工務工程充滿信心、對公營機構充滿信任的香港人承擔後果呢？

剛才李慧琼議員和蔣麗芸議員均說得非常好。她們很關心居民，呼籲居民有事便找她們，這的確是議員應盡的責任。但我想提醒大家，她們不是社工，不單要協助居民解決問題及處理擔憂。

當然，我知道獨立調查委員會已成立，亦非常信任獨立調查委員會有能力專業、公道、公開地為我們把關，但這是否等於與立法會行使其功能完全違背呢？是否等於立法會可以翹起雙手，甚麼也不做呢？

我們不是時事評論員，在這裏表達完意見便可以收工。

我相信沒有人會這樣說。葉劉淑儀議員沒有提及2012年立法會調查梁振英"西九門"事件，難道那次立法會做得非常不專業嗎？既然如此，為何我們不對議員同事多點信心，為何我們不履行議會、制度賦予我們應有的責任和功能，以滿足市民對我們的期望呢？主席，我們已經第四次提出引用《條例》調查沙中線，為何民主派會屢敗屢戰呢？已經失敗了3次，為何仍然鍥而不捨地提出引用《條例》呢？為何既然政府的獨立調查委員會已經展開工作，我們還要摻一腳呢？剛才我已提及，這是我們的憲制責任。當然，我們有責任關心居民，有責任慰問他們，但是，我希望再強調，我們有另一個非常崇高的責任，就是為香港人找出答案。我們有責任要求港鐵公司、禮頓建築有限公司及政府部門，在議會內公開交代相關的細節。事實上，我相信多位議員亦有很多疑問，希望親口直接詢問港鐵公司及禮頓，為何不給予議員這個機會呢？

主席，我想特別指出，雖然我不贊成過分依賴鐵路，但從10月16日早上港鐵公司四線同時發生故障所帶來的影響可看到，鐵路很大程度上主宰着香港人的生活。正如我曾經說過，沙中線沿線居民的確對這條鐵路期待已久。不過，我相信大家想要的是一條安全、符合香港標準的鐵路。在之前3次投反對票的議員同事，今天還有兩次機會，希望大家在暑假過後，看清楚民怨，看清楚香港人關心甚麼。我相信，沉澱下來後，反省過來後，在今天的投票中，他們將會還香港人一個公道。我支持兩位議員今次的議案。

主席，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在9月23日通車，除了票務和行李安排方面有優化空間之外，整體來說相當順利，尤其是之前引起爭議的"一地兩檢"通關安排，至今沒有出現任何亂子。另一項對香港以至整個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極為關鍵的基建——港珠澳大橋——亦剛開通不久，雖然相關的連接道路仍未全部竣工，但在連續兩個月內有兩項大型交通運輸基建落成啟用，是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很可惜，當年同被列為十大基建之一的沙田至中環線，其興建過程可謂一波三折，甚至可以用多災多難來形容，包括在宋皇臺站發現古蹟，導致部分走線和車站要重新設計，令工程出現延誤和超支。工程期間又多次在地盤掘出巨型炸彈，幸好未有造成任何人命傷亡。今年沙中線的紅磡站、土瓜灣站和會展站，先後被揭發出現工程不合規格及土地沉降超標等問題，令部分工程須一度暫停。其中紅磡站月台擴建工程更接連爆出剪短鋼筋、擅自更改圖則，以至混凝土質量不符標準等醜聞，可能涉及違法行為和造成安全隱憂，令沙中線的通車日期難以確定，這些都是市民不願見到的。沙中線事件或多或少動搖了市民對香港鐵路有限公司和港府推展及監管鐵路工程的信心，同時令香港在工程質量及專業操守方面的聲譽受到一定程度的損害。立法會作為代表市民和監察政府的機構，有需要積極跟進，要求港府、港鐵公司以至有關承建商交代和解釋有關事件，研究是否需要制訂補救方案，以及日後如何防止類似事情發生。立法會在暑期休會前已經辯論了3項要求引用《立法會條例》調查沙中線事件的議案。在10月復會後，再有議員根據《條例》提出兩項針對沙中線的議案，我估計當中必然有政治方面的考慮，但同時亦反映了公眾對連串事故的關注和不滿。不過，正如我之前就3項根據《條例》動議的議案發言時所說，由立法會調查沙中線事件並非最合適的安排。由特首委任並由1名退休法官及1位國際鐵路工程專家組成的法定獨立調查委員會，現正就沙中線事件召開公開聆訊，預計可於半年內提交調查報告。港鐵公司和政府委任的專家顧問團，亦正在商討對紅磡站月台進行安全測試的最佳方案，包括不排除會鑿開部分石屎、深入調查內部鋼筋和石屎的質量。我認為這些涉及工程技術及專業監管的問題，應該交由相關的獨立專業人士進行客觀、科學和非政治化的調查。

當然，毛孟靜議員與林卓廷議員可能會說，他們今次的議案包括調查沙中線工程引起的沉降問題、港鐵公司和港府有否刻意隱瞞事件和監管不力等，超出獨立調查委員會的職權範圍，因此需要另作調查。主席，我對沉降問題的認識不太深入，但亦可以和大家分享一點。首先，香港市區大部分平地均可以說是在不同年代通過填海取得，當然，在進行大型的地基或鑽挖工程時，地面出現沉降並非很不尋常，最重要的是沉降水平有否超出安全標準，以及有否影響附近建築物的結構，造成安全問題。如果沒有影響結構安全，過往的一般做法是無需對外公布。沙中線部分地盤的監測點錄得沉降幅度超標，經港鐵公司及政府的相關專業部門進行勘測後，當局決定放寬有關標準並批准繼續動工，亦未必是不合理。

依我聽到，他主要提出了3個論據，而這些論據在某程度上已有多位議員提出，局長也可能聽厭了這些類似及重複的說法。

我認為大家確實要認真想一想，因為政府現時連建制派議員的建議也不接受，只是指出應讓調查委員會的工作更加聚焦，不願擴大調查範圍。

因此，如果有選擇的話，立法會是否應走前一步，較政府更早開始調查其他事情呢？

因此，我們必須相信議員的能力，相信我們的專業。

如果這樣，我們不妨看看，由政府成立的調查委員會是否真的可以幫助市民？

我相信這項調查某程度上解答了李慧琼議員剛才堅持的問題，我聽到她在發言中表示希望陳帆局長交代這些鐵路工程為何超支。坦白說，2014年夏正民法官已領導調查委員會探討有關問題，我不知局長稍後回應時會否引用，但我相信局長清楚知道當時進行探討的來龍去脈。

正如李慧琼議員所說，她認為今次工程必定面對天價超支，因為首先是發現古蹟，然後便發現有炸彈，及後出現許多工程問題，牽涉補償事宜，要支付的數額確實不少。翻看夏正民法官當時調查的理據，他將問題歸咎於"服務經營權模式"。我不知這點有多少人曾經跟進。

傳統而言，我們很多時候是以物業發展來補償港鐵公司興建鐵路的開支，這亦稱為"擁有權模式"。

這基本上是香港交通發展歷史的一部分。

夏正民法官當年提交調查委員會報告距今已逾4年，政府究竟有何跟進行動呢？

第一，處理這些問題已經是政治的一部分，這是"政治學101"。

更重要的是，我們要追究港鐵公司。

主席，沙田至中環線的問題可以說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還記得在暑假前，我們曾要求就香港鐵路有限公司沙中線紅磡月台發生鋼筋和螺絲頭被剪斷的問題成立專責委員會進行調查。

近日又再爆出紅磡站工程導致嚴重沉降事件，凡此種種均是觸目驚心，猶如連續劇一樣，又好像是恐怖片、驚慄片，而最恐怖的不單是港鐵公司、承建商和政府，還有這個立法會，你們還好意思指我們多次提出引用《立法會條例》成立專責委員會，這正正是因為每次你們都反對，才令問題越滾越大、越揭越多。

政府有沒有隱瞞相關的問題？工程監管制度有沒有出現問題，令港鐵公司可以隱瞞相關的工程問題？

當提到港鐵公司和政府監管不力，建制派很多議員會"收聲"，有些會作出指責，但罵完又如何呢？然後得出的結論是不應由立法會介入，應該由政府進行獨立調查。其實，今天的議案便是討論應否在政府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紅磡站工程問題的同時，再由立法會成立專責委員會調查承建商，範圍包括擅改圖則，以及在多個沙中線車站出現沉降的問題。我會解釋為何支持這兩項議案。第一，現在由政府的獨立調查委員會進行的調查，並不包括林卓廷議員和毛孟靜議員要求的調查範圍。第二，調查沉降原因和責任是急市民所急。第三，政府和港鐵公司高層未必會嚴肅跟進，但由立法會進行調查，我認為更為客觀。第四，政府現在的獨立調查委員會某程度上只是政府的"遮醜布"，由立法會專責委員會進行調查反而會施加更大壓力，促使政府立即回應沙中線各方面的問題。最後，我相信市民向立法會專責委員會"爆料"不會有所憂慮。

政府的獨立調查委員會只會調查紅磡站的工程問題，但過去幾個月，首先揭發土瓜灣站附近多個觀測點長期以來出現不尋常的大幅度沉降，已經嚴重影響大廈結構。其後再揭發會展站沉降嚴重超標，這些沉降的問題背後亦存在不少問題。為何會出現沉降的問題？港鐵公司何時知道？政府何時知道？港鐵公司和政府有沒有刻意隱瞞沉降情況？誰要為沉降負責？這些問題非常重要。但是，政府成立的獨立調查委員會並不會處理這些問題，因為這個委員會的權限只限於紅磡站的工程問題，而普通人甚至傳媒也不能深入作出調查。政府和港鐵公司過去幾個月也沒有開誠布公向公眾坦白地交代他們所知的一切，公眾實在很難令政府官員和港鐵公司高層回答問題，議會也不能做到。既然政府的獨立調查委員會不能調查沉降事件，公眾不能夠直接向政府和港鐵公司尋求沉降原因，調查沉降問題的最好方法便是由立法會進行調查，由立法會成立專責委員會傳召官員和港鐵公司高層，解答大家有關沉降的問題。

當市民要求賠償時——剛才區諾軒議員也點出這問題，但未有深入分析——港鐵公司便會找一些最不公正的公證行來評估責任問題，而在絕大部分的情況下，公證行都會說即使建築物真的受損，即使農地的地下水流失，導致魚塘全部乾涸、農地也全部乾涸，即使這些都是事實，但結論是甚麼？

在絕大部分情況下，受影響的居民也不能夠得到合理的賠償，甚至在責任上，一句"對不起"也不用說。就現時土瓜灣站的沉降事件來說，如果繼續由港鐵公司交給它一向聘用的公證行調查，我也可以想得到結論是甚麼，不就是像以前一樣，第一是工程沒有對建築物構成明顯的影響。建築物即使有裂縫，農地的地下水即使全部乾涸也與工程無關。事實上，那些一貫由港鐵公司聘用的公證行，生意長做長有，當然不敢得罪港鐵公司，所以甚少見到它們作出對港鐵公司不利的結論。居民如果自行找人進行研究，港鐵公司也不會接受這是公正的做法，認為會偏幫居民。如果訴諸法律程序，訴訟費又非常高昂，一旦敗訴，便會血本無歸，雙重損失。我希望通過立法會成立專責委員會，運用立法會的權力傳召政府和港鐵公司高層來立法會解答沉降的責任問題，迫使港鐵公司公開相關資料，我希望可以從這些資料中抽絲剝繭，找出在受影響的建築物，特別是市民正在居住的建築物、市民擁有的資產和物業，出現裂痕和沉降與港鐵公司工程有何關係，以釐清港鐵公司和政府在沉降事件上的責任。如果港鐵公司在施工期間有失誤，造成不尋常的沉降，便應該認錯和賠償，應該釐清港鐵公司工程導致的沉降情況與大廈結構受損的關係，以及釐清港鐵公司在土瓜灣站工地沉降中的責任，而我並不排除在未來日子，議員也要協助居民進一步索償。在揭發多個車站範圍出現沉降後，有人提醒我，地方居民不單要求揭發事情，而是要求解決問題。現在居民最想解決的問題是他們遭受損失的責任誰屬。所以，今天建制派議員反對成立專責委員會，居民唯有依靠過去他們覺得不太公義、不太值得相信，由港鐵公司自己控制的機制來追究港鐵公司的責任。如果今天大家一起支持成立專責委員會，攜手採用一個令居民更有信心的方法，以我們的權力找出沉降的責任，不論最後結果如何，我們也讓香港市民看到我們已經盡力，不是袖手旁觀，不是說有人做，便信他會做，然後我們便"翹埋雙手"等別人來做。究竟香港政府會否嚴肅跟進今次沙中線的整個事件？其實，除了有關沉降的事宜，林卓廷議員的議案亦涉及調查承建商和港鐵公司擅改圖則的事宜。

擅改圖則包括擅改月台設計及擅改連續牆設計，都是非常駭人聽聞。擅改圖則不單涉及未經屋宇署批准而更改圖則，不少市民更懷疑承建商是基於偷工減料而擅改圖則。不少人曾向我說，如果新圖則真的如港鐵公司所說般較以前的好，為何不依從正式手續向屋宇署申請改動圖則而要隱瞞呢？是否一早已偷工減料，然後以更改圖則來合理化偷工減料的做法？甚至可能是承建商在港鐵公司知情的情況下偷工減料，然後以不實的圖則掩蓋問題。

儘管涉及修改圖則問題性質嚴重，承建商的工程亦存在很多粗疏之處，政府和港鐵公司是否有動機嚴肅跟進，仍然存在疑問。事實上，根據最近的報道，港鐵公司很早已經知道承建商削減連續牆的鋼筋數目，但港鐵公司只需承建商證明該等結構沒有即時危險便算，可見港鐵公司以得過且過的態度處理承建商的錯失。有報道亦指出，雖然禮頓沒有正式向港鐵公司提出修改設計便擅改紅磡站地基設計，但屋宇署只將事件定性為承建商與港鐵公司工程團隊的溝通失誤，並表示經評估後，有關情況不會對紅磡站構成即時安全影響，因此沒有作出追究。即使假設不會構成即時影響，但車站對市民的影響並非即時，車站將會使用很多年，10年或10多年後，會否因為這些偷工減料和擅改圖則的情況而出現問題？所以，上一次令我最生氣的是，局長說如果我們要調查這麼多事情便會影響通車、影響工程，我問局長，究竟人命較重要或工程較重要？最後，大家看到一直以來仍有人出來"爆料"，他們為何不向政府的獨立調查委員會"爆料"，而是要向記者和議員"爆料"？

今天林卓廷議員及毛孟靜議員再度提出議案，希望可以引用《立法會條例》，調查香港鐵路有限公司沙田至中環線的一系列工程醜聞及問題。由6月至今天11月1日，民主派議員已經是第四次提出議案，希望引用《條例》成立專責委員會調查這件事。我們提出不同的調查方向和程度，原因不是我們硬要找出一些理由，而是因為事件越"爆"越大。

由6月至現在11月，議員亦已度過了暑假，受影響的居民卻一直在擔驚受怕。

港鐵公司的行政總裁當時說已經十分努力鼓勵和遊說承建商向公眾交代，但他們一直沒有出現，認為無須交代。直至調查委員會最近開始進行聆訊，他們才終於出現，而且說了很多話。建制派說既然他們現在出現了，便應聽聽他們的證供，可能其他證人亦有其他的指控，你們可以慢慢欣賞這台戲；但我們擔任議員不是為了看戲，我們覺得應該合理地運用我們的權力，以找出真相。

甚麼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

就是沙中線只會啟用無期，無數香港市民期待的這條嚴重超支的鐵路將無法使用，這已經夠可憐，亦十分浪費。再者，正如我剛才也說，還有很多受沉降影響的居民繼續要擔驚受怕，他們的問題無法得到解決。整個過程好像被有心隱瞞或甚至被犯錯的單位所主導。

放開胸懷吧，其實我們真的是為他好。港鐵公司的工程問題越揭越多，當時成立調查委員會時，調查範圍只涵蓋沙中線紅磡站鋼筋被剪短造假的問題。很明顯，今天的情況已並非如此簡單，但調查開始了又不能更改原本的調查範圍。我也不知道當時迅速決定成立調查委員會原來會有這樣的反效果，就是範圍原來過於狹窄。

今年8月，港鐵公司被揭發在土瓜灣地盤於2016年進行挖掘時，周邊多達23幢大廈的沉降數值超標，當中最嚴重的有62.9毫米沉降，超標逾三成，地面及地下喉管的監測點亦有17個超標，但政府及港鐵公司不但沒有向外公布，一直沒有停工，更隱瞞了兩年。

另外，傳媒揭發會展站出現沉降，有14個監測點沉降超標，最嚴重的地面監測點在2015年已經超標，累積錄得83毫米沉降，較25毫米的警報水平超標2.3倍，而港鐵公司和承建商均沒有按指引停工檢討。

問題正正是這些拖延和隱瞞，本來如果早一點把問題說出來，大家還可能會有一點信心，但到了這樣的階段，絕對不可以說："我是工程師，你們要相信我出來說的話"。市民的信心已經盡失，這樣並不能解決問題。政府的獨立調查委員會只調查紅磡站剪鋼筋造假的問題，明顯並不足夠。這次我們要求引用《條例》調查全部8個車站及關注沉降的問題，可以讓市民真正了解政府和港鐵公司有否蓄意隱瞞，這是有必要的，而且非常重要。如果不是一次過調查的話，永遠不能夠挽回市民對沙中線的信心，即使建成我也不知應否踏足那月台，而這條路線的完工時間，即可供市民使用的時間，只會更加延後。如果不讓我們早日正式開始調查，竣工的時間，即可供市民使用的時間，一定會再拖延下去，這一點是我們很想趁這個機會扭轉的。然後，建制派同事會說，工程確是有問題，但沒有必要引用《條例》來調查。

客觀結果是，他們其實不是在保護政府，也不是保護港鐵，而是害了市民，因為明明有問題也不作出調查。我剛才聽到有議員一直說應交由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立法會不是適當場合，又說這些事情十分技術性，議員不會明白。但是，調查工程項目，立法會並非沒有先例，立法會是做得到的。上一屆我們曾調查廣深港高速鐵路超支，雖然當時沒有《條例》賦予的權力，但我認為可以找出部分真相。可惜的是當時我們不能傳召所有證人到來，包括港鐵公司高層。可是，我不認為當時由於我們不是工程師——除了一兩位工程界代表或其他少數議員外——我們便做不了甚麼。

港鐵公司在監察工程方面出現甚麼問題？全部問題都是靠傳媒揭發，或者有人"爆料"，而港鐵公司的承建商一直"擠牙膏"式地回應。市民不滿意，我們在本會替他們採取行動，又遭到阻撓，試問政府和港鐵公司這樣的態度，如何令市民重拾信心呢？工程質量如何可以有保證？這些同類事故近年在香港不斷出現，十居其十也不是需要具備專業資格才知道真相。出現這些事故，我不敢說十居其十，但十居其九都是因管理不善所致。所以，獨立調查委員會也不是全部由工程師組成，成員也包括法官，跟立法會的做法沒有分別。所以，大家千萬不要以此為理由，說立法會不是適當的場合，我們沒有這種能力。

但是，事實上，客觀來看，引用《條例》成立專責委員會進行調查，我們才有權力傳召任何人到來作供，出示相關文件，被傳召的人便不能像上一屆調查高鐵事件時被傳召的人般拒絕出席會議，他是一定要來的。這正正是香港過去一直在法制下作出的適當權力分配，也是令議會可有效監察政府的一個工具。

這數年來，我看到這種情況延續下去，感到非常痛心。這議案我們已提出4次，如果今天這議案不獲通過——相信也不會獲得通過——我不能保證我們會不會再嘗試第五次、第六次、第七次。但是，我想告訴所有市民，我們一定會盡力找出真相，不是"盡我的力找出真相，但是我否決你"。我們一定會盡所有力量真真正正地找出真相，不會放過政府和港鐵公司。

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毛孟靜議員和林卓廷議員的議案。今年8月，傳媒揭發多個港鐵車站出現沉降問題，報道指土瓜灣站及會展站附近的地盤出現嚴重超標，其中超標情況最嚴重的監測點原來早在2015年已經超標，但很可惜，香港鐵路有限公司和承建商未有按指引停工檢討，一直隱瞞事件，照常進行工程。與沙田至中環線的其他問題一樣，遭傳媒揭發後，港鐵才施施然交代，這種做法能不令人憤慨？

沉降幅度最大的是會展站附近的一個監測點，沉降幅度達84.1毫米，超標約10毫米，另一個監測點更超標50毫米。樓宇密集的土瓜灣一帶可說是沉降重災區，有36個監測點超標，涉及附近14幢樓宇。有傳媒取得的內部文件顯示，土瓜灣的監測點錄得最大的沉降幅度，竟然高達60.9毫米。

剛才毛孟靜議員說得沒錯，對不少市民而言，他們最大的財產便是自己的物業，是他們安居甚至是養老的地方。現在飛來橫禍，嚴重的話，更可能會影響生命安危，政府和港鐵公司會如何彌補這個情況並作出補償？剛才局長發言時指港鐵公司打算推行一項計劃，協助維修沙中線附近受影響的民居。

代理主席，會展站地盤的情況同樣嚴峻，正如剛才提到，報道指沉降最嚴重的監測點，早在2015年已經超標，累積錄得83毫米沉降，較25毫米的警報水平超出2.3倍。事件傳出後，路政署要求暫停挖掘工程，其後港鐵公司提交恢復工程的理據，路政署確認不會影響公眾安全後，便同意工程復工。屋宇署列明，如工程可能導致相鄰建築物沉降，施工前要擬定可容許的沉降上限，一般建議上限為25毫米，而承建商亦可自行計算上限，再交由屋宇署審批。當然，最近我們又看到一個現象，有傳媒揭發港鐵站又再出現沉降超標的問題，報道指港鐵公司要求屋宇署放寬沉降標準，其後再作補救。

調高的目的是否方便港鐵公司逃避責任？

即使政府委任的專家顧問亦建議，修訂沉降指標的次數應該減至最少，即最好不要調整。

這些問題一直在香港市民心中揮之不去，究竟港鐵公司能給大家多少信心呢？政府與港鐵公司之間會否互相包庇呢？剛才陳帆局長在發言中提到，現時沙中線各個港鐵站的工程均沒有超越現有或已更新的沉降標準，港鐵公司亦表示沉降幅度已經趨向穩定。代理主席，此說法真的可笑，因為沉降標準由港鐵公司自行"度身訂造"，實際沉降了多少，標準就會是多少，又怎會超標呢？這些說話能否令我們相信這樣便可以達到安全標準？實際上，現時安全標準的計算方法有何準則呢？剛才局長又提到，港鐵公司會繼續進行監察工作，所以大家不用擔心。每次我們提出問題後，港鐵公司都說會不斷監察，但監察完後，又再發生問題。我們怎能相信其監察有效呢？

會否重新檢討一下，想出更好的做法？

況且，代理主席，我相信大部分同事及市民都不是這方面的專家，對此認識不多，我們無法判斷有關標準的調整是否合理和科學化。正因如此，為免令大家失去信心，並讓大家確切了解調整指標是合理的做法，我們是否需要請專家來立法會向公眾交代，究竟調校準則為何？

透過請專家來立法會解答議員的質詢和作出交代，讓市民大眾了解真相，會否更好？事實上，沙中線工程一而再、再而三出現醜聞，顯示港鐵公司已經腐化至極點，政府的監察工程制度亦出現嚴重問題，令公眾完全失去信心。有同事建議，由政府成立以調查紅磡站事宜的獨立調查委員會需要擴大調查範圍，一併調查沉降問題。

而且調查完成後，亦未必會公開完整報告，公眾難以知道事情的來龍去脈。

因此，今天有議員提出引用《條例》，以進行調查。而事實上，《條例》賦予我們權力，可調查涉及重大公眾利益的事件，並傳召相關人士作證。

我就沙中線醜聞的發言，可以歸納為24個字："偷工減料，文件失實；沉降超標，隱瞞公眾；港鐵卸責，港府包庇。"港鐵沙中線工程項目接連出現問題，醜聞越爆越大。自從港鐵公司在今年5月被傳媒揭發沙中線工程質量涉嫌造假後，事件從紅磡站蔓延至會展站，以至土瓜灣站，一次又一次被發現偷工減料。其後，媒體再踢爆港鐵公司多年來隱瞞施工地盤的土地沉降問題，令社會對港鐵工程安全的信心跌至新低點。港鐵工程醜聞背後反映了官商勾結的黑幕，令公眾對港鐵公司管理層的信心一落千丈，對政府部門的監察能力極度失望。如果政府不清楚交代，不認真追究，甚至一再包庇，便等同玩火，玩一個令社會不信任政府管治的政治炸彈。今年8月初，《蘋果日報》再次揭發沙中線土瓜灣站出現工程問題並且被隱瞞。港鐵公司2017年的內部文件顯示，早在2016年便發現土瓜灣站地盤周圍多達23幢樓宇出現超出容許上限的沉降，附近多幢建築物的外牆及內部均出現明顯的長裂痕，居民甚至經常感到大廈搖晃震動。在2017年7月的區議會會議上，港鐵公司仍然聲稱各監測點的數據符合正常水平，蓄意隱瞞真相。在沉降問題被揭發後，建制派區議員何顯明更稱沉降數據屬私隱，因為會影響樓價。報道亦指出，土瓜灣站的沉降更導致地底的煤氣喉管變形，不排除有爆炸的風險。資深土木工程師倪學仁曾在電台節目上，指責港鐵公司責無旁貸。他說施工期間如發現實際的地質與當初的假設數據有分別，便應立刻修正，但港鐵公司則以另一種方法修正，就是安排第三方公證行到涉事大廈，解釋沉降與工程無關。這種方法可謂聞所未聞，發現問題不是去處理，而是找方法拒絕承認問題。倪學仁自己也曾到涉事大廈，他不諱言舊樓雖然有先天性的問題，但情況就如一名患有骨質疏鬆的長者，若無人把他推倒，他是不會無故斷骨的。港鐵公司即使不是百分之一百有責任，也頗肯定有相當大的責任，港鐵公司怎可以完全否定沉降與工程有關？現時沙中線項目嚴重超支、超時，全長17公里的鐵路造價已增至目前的971億元，平均每公里的成本是57億元，相比高鐵香港段每公里32億4,700萬元更高，成為全世界第二昂貴的鐵路項目。不過，最昂貴的鐵路項目仍是香港的港鐵西港島線。然而，花費近千億元公帑的基建項目，竟然是"豆腐渣"工程。觀乎政府和港鐵公司在過去數月的表現，可以說是不斷卸責，毫無承擔，完全辜負港人的期望。當媒體揭發紅磡站剪短鋼筋，港鐵公司最初試圖淡化事件，發動輿論質疑分判商的誠信，馬時亨更埋怨傳媒說"我們說OK便OK了"。到了證據確鑿的時候，港鐵公司又把問題推向承建商，始終不肯承認本身的管理責任。政府的無賴態度也不遑多讓，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最初表示對港鐵公司的管理能力充滿信心，後來有證據顯示其辦公室在去年9月已經收到告密函件，他又改口說因為下屬沒有呈上函件，所以只從媒體知悉有關信息。及後，政府再突然"轉軚"，把責任全部推向港鐵公司，要求管理層離職。事到如今，整件事已經遠遠不止是工程質量的問題，而是涉及承建商、港鐵公司和政府三方涉嫌主動或被動串通的連鎖醜聞。港府明知有違規風險或顯示超標的證據而不執法亦不介入，根本與串通無異。究竟背後是否有不為人知的利益轇轕或政治圖謀？市民越來越有懷疑的理由。但是，"林鄭"班子是否真心想找出真相？只要看看林鄭月娥之前兩度拒絕港鐵公司主席馬時亨請辭，更力保陳帆和政府委派到港鐵公司董事局的官員——因為他們被蒙在鼓裏便無需負責——便知道政府根本無意徹查，因為真相大白後很可能有不少官員要問責下台。"林鄭"的拿手好戲是假裝工作，所以她宣布委任3名政府退休官員作為港鐵公司的顧問團，猶如已掌握大局，但大家只要想一想便明白，顧問其實沒有實權，再看看政府如何對待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及退休保障諮詢的意見便可知一二。黃遠輝的報告尚未發表，"林鄭"便在施政報告說要填海；周永新教授的退休保障建議不中聽，"林鄭"便把教授踐踏得一文不值，我們對顧問團還會有信心嗎？如果政府真的不信任港鐵公司管理沙中線的能力，便應順理成章取消港鐵公司的委託協議，直接收回沙中線項目的管理權，由政府接管工程是最好的方法，但政府沒有這種勇氣，沒有這種管治意志。究竟"林鄭"在害怕甚麼？

就議案進行表決時，究竟哪位議員站在公眾安全一方，哪位議員站在利益集團一方，市民必須"金睛火眼"追究到底，我建議建制派同事看清形勢和事實，以免火勢越燒越大，令他們"站錯邊"。沙中線工程醜聞顯然並非個別的疏忽事件，而是長期、有系統的腐敗問題。雖然政府擁有港鐵公司七成股份，但港鐵公司實際上是獨立王國，在政府的包庇下，以謀利作為首要目標。港鐵公司去年的純利為168億元，但仍然每年加價。至於今次因醜聞而下台的各人，例如行政總裁梁國權先生的年薪高達1,520萬元，黃唯銘的年薪亦達800萬元，而非執行主席馬時亨雖然無需參與日常運作，但去年也獲得170萬元的董事袍金。原來港鐵公司手握大量公帑承建高鐵、沙中線及其他鐵路項目，但卻偷工減料、中飽私囊，供養着這些設法隱瞞公眾的人。香港以公帑供養他們，市民有份支薪給他們欺騙自己，想想也感到很荒謬和不值。事實上，港鐵公司的財務報告顯示，其2017年的經營利潤中約15%是來自內地物業發展和境外鐵路相關發展，達32億元。

由此可見，港鐵公司已成為政府作出投資的"萬能key"，我敢斷言特首為求完成她的政治任務，在不久的將來還會利用港鐵公司投資"一帶一路"的基建和物業發展。連串問題反映港鐵公司已經成為龐大的異形怪物，經營本地鐵路業務變成港鐵公司可繼續在全球作投資的踏腳石。除了在香港大搞物業發展外，更擴張至投資內地的地產項目和海外的鐵路經營管理。從香港人的角度來看，港鐵公司嚴重傾斜去投資內地和海外業務，實在是利之所至，不務正業。在鐵路本業收益僅佔少數的背景下，假如我們代入港鐵公司高層的思維，自然會捨難取易。反正來自車站商鋪、廣告、商場、辦公室等豐厚收入，已可令港鐵公司"做靚盤數"，在外國和大陸發展業務又可以擴大商業版圖，足以向股東交代。然而，維持鐵路工程和服務質素的重要性卻每況愈下，港鐵的種種延誤、信號系統出錯、車站設施發生事故，對市民來說已是司空見慣。更何況隨着兩鐵在10多年前合併，港鐵公司在營運鐵路的本業已取得壟斷地位，即使每年加價，市民也難有其他選擇，只有被人"撳住搶"。結構上，政府擁有港鐵公司75%的股權，雖然餘下的股權名義上是由小股東擁有，但其實是由投資經理控制，大財團從後操縱。大家不難發現，除了政府高官之外，港鐵公司董事局的成員均是香港的權貴階級，是眾多利益集團的代表。港鐵公司的發展模式直接影響眾多地產商的利益，大財團絕不會掉以輕心，必有其代理人看管。政府會代表普羅大眾作監管嗎？當中連一位民選立法會議員也沒有，便可見一斑。港鐵公司黑箱作業，政府沒有履行代表市民監管的責任，使港鐵公司變成獨立王國，口說服務市民，實際上為大財團謀取利益，出賣香港人對交通需要的託付，淪為炒賣地產的工具。我難以估計有多少建制派議員支持是次的議案，但我不希望議案只淪為一面照妖鏡，再次凸顯哪位議員支持，或誰反對。我認為議員應以市民的安全為上，不應有民主派或建制派之分，應該一起支持成立專責委員會，調查沙中線的沉降問題。我不想香港淪為"蒙着眼睛，塞着耳朵，便以為天下太平"的地方。陳健波議員說反對填海的是歷史罪人，但我認為今天本來有權力徹查真相，但卻以鴕鳥心態認為沒有問題的人，才是歷史罪人。金庸先生剛離世，我引述他的一句說話作為總結。他說，今天的大陸有人很有權力，有人很有財富，有人很有知識，有人很有名氣，但普遍來說，他們均沒有一樣東西，就是良知。我請議會內的朋友、同事拿出你的良知，支持這項議案。

其實，我和很多市民一樣感到憤怒、困擾和憂慮，亦擔心自己的人身安全。在傳媒揭發這宗重大事故後，香港鐵路有限公司一直未有公開交代整件事件的詳情，至今已多月，但仍沒有解釋為何會發生如此嚴重的事故。不少居住在沙中線沿線的居民也很擔心，內心充滿疑問，擔心這些沉降會否對他們居住的樓宇造成影響，他們的樓宇是否安全等，他們至今仍然每天提心吊膽。因此，我很希望港鐵公司或政府可以早日作出交代，告訴他們其現時居住的樓宇是安全和適合居住的，以及港鐵公司會採取甚麼補救方案，甚至在出現問題時會有何補償方法。代理主席，受到車站沉降超標影響，大圍站今年7月已將上蓋發展商的地基工程叫停。我和沙田區數位區議員和地區發展主任曾邀約發展商新世界的代表和港鐵公司的代表，直接到大圍站視察沉降情況，並要求港鐵公司交代沉降對列車服務的影響，同時詢問港鐵公司有否補救措施，以確保東鐵列車服務仍然安全，讓市民可以安心使用列車服務。不過，很可惜，即使我已多番追問港鐵公司，月台沉降至哪個幅度才要停止大圍站的服務，又問港鐵公司代表有何實際方案處理和當前的進度如何——我剛於上星期再問他們——但仍然未有答案，情況令人擔心。究竟港鐵公司現時的停工指標為何？

代理主席，港鐵近年事故頻生，醜聞越揭越多，嚴重打擊我們對港鐵公司的工程質量和鐵路安全的信心，信心越來越少。是次沙中線事件，除揭示港鐵公司管治架構的問題外，更凸顯政府未有發揮其應有的監管和領導作用。我認為由政府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負責調查是次沙中線涉及的所有工程問題，包括工程地盤周邊樓宇及其他設施出現沉降超標或相關事宜，是較合適和理想的做法。

多位議員和同事均提到，獨立委員會的好處是可以較快完成工作，因為獨立調查委員會一般會在非常短的時間內完成調查，例如現正展開工作的調查委員會，便會在6個月內向行政長官提交報告。當然，特首曾表示會容許花更長的時間，但短時間完成是常態，而我們也希望可以在非常短的時間內取得報告，知道當中發生了甚麼事情。因此，由特首委任另一個調查委員會將會是更合適的方法。

因此，我們認為可以將調查範圍擴大，我確實希望特首可以考慮這做法。否則，我也希望陳帆局長可以解釋，又或日後特首有機會聽到我的建議的話，她可以解釋為何不可以委任另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來處理沙中線的問題。

港鐵公司過往向政府提交的報告，似乎沒有如實交代工程有何不尋常之處，直至傳媒揭發事件，沙中線工程才被叫停，這種處理危機手法備受質疑。

被揭發出現施工問題的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和沙中線，均採用備受爭議的委託協議模式，即由政府出資負責所有工程成本，而港鐵公司則擔當管理者的角色。如果港鐵公司在監工過程中出錯，政府有權提出索償，但賠償上限難以收阻嚇作用。前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教授亦批評這協議模式並不完善，並非最佳模式，政府應考慮以其他方法和模式監管。

代理主席，沙中線工程涉及的問題非常廣泛，亦有人質疑事件有否涉及隱瞞、包庇和監管失當等問題，市民既希望知道真相，同時亦希望透過調查，確保往後的大型工程不會有同類事故發生。因此，我促請政府盡快委任獨立調查委員會，給市民一個交代，讓市民對港鐵公司的工程和服務重拾信心。

特首後來在7月10日成立了獨立調查委員會，而香港鐵路有限公司在8月7日亦作出回應，有5位高層人員離職，但據說他們仍然領取了退休金、解約金等，實質上懲罰可能不太大。今天的事情其實牽涉到4個部分。第一，是知情不報的問題；第二，是市民信任的問題；第三，是事實如何的問題；第四，是我們的期望。為何知情不報呢？

這就是"工程心態"。

政府監管不足，部門又知情不報。

但是，他們向我們反映，第一，他們很關心工程可否盡快完工；第二，當然是安全問題，這是全港性的問題；第三，他們很希望賠償要快捷、到位。由2012年至今作出了投訴而現時被列為沉降的個案，我認為港鐵公司要負上很大的責任。我們要求居民與區議員會面，這是有做到的，甚至提出有限額的補償，即局長剛才所說的補償。若要申索賠償，就可能涉及合約甚至我稍後提及的《鐵路條例》，還要待工程完成後1年內提出申索及由公證行核實。如果作出補償，則或許能達成和解，可以用更多資源解決居民即時的困擾。

但是，我傾向相信工程界朋友的說法，我知道安全未必會受到嚴重影響，尤其是我的黨友是工程界的代表。不過，這不等於我們對政府處理這個問題的手法的接受程度完全一致。

不止港鐵公司或馬主席說OK，也要市民說OK。

除了紅磡站重災區政府正在調查外，還有很多事件與紅磡站有關，我相信法官會一併調查。

但是，政府在這件事上真的監管不力，後知後覺。

第16條"在專營權下的失責行為"提到"出現嚴重服務停頓"，政府可考慮終止其專營權。

我認為政府必須積極跟進，如果調查到有人隱瞞甚至涉及刑事責任，罪責不能輕易放過。

便是因為有人向法庭提出刑事訴訟，所以銀行才開始達成和解協議。

所以，今次事件包括3方面：第一，官員問責的問題，我認為不要再邀請馬主席連任，應該找一個後備人選，當馬主席的任期完結便找下任主席跟進，這是市民的感覺和印象的問題。雖然我和馬主席相熟，但這是公共印象的問題；第二，職員要負責，不論在刑事或民事方面，機構要民事負責，人員要刑事負責，我不知道是承辦商還是誰搞出這個"大頭佛"；第三，政府要平息民怨，我不知道政府要如何負責，保持市民的滿意度和信任度。所以，局長要與他的團隊研究清楚，如何恢復市民，包括立法會議員的信心。過得一時，未必過到將來，因為這件事會影響將來的。

所以，代理主席，我今天只能投棄權票。

其實沙中線事件可能是香港交通運輸基建發展史上最大的醜聞。問題的規模有多大呢？我相信無須我多說。其實這件事反映政府在沙中線工程上監管不力，置市民安危於不顧。不單有剪短鋼筋的問題，還有現時討論的沉降問題，即使不乘搭港鐵，也可能受到影響。

就以這項議案建議調查的沙中線沉降問題為例，這正好反映政府未有痛定思痛，態度依然是得過且過，繼續企圖用花言巧語來粉飾太平。沙中線工程的沉降問題嚴重。根據香港鐵路有限公司在8月30日向立法會提交的文件，沙中線全線有逾131個沉降監測點超出標準，在10個車站當中有8個出現沉降問題，當中以土瓜灣站和會展站的情況最為嚴重，分別有36個及49個沉降監測點超出標準，最嚴重的沉降點分別是61毫米和75毫米。其實75毫米差不多有手掌那麼長，這絕非一個很短的距離，而是遠遠超出之前所預先設定的20毫米上限。工程造成沉降會連帶影響附近樓宇、道路，甚至煤氣管道，令其結構受損；樓宇的牆身也可能因受損而出現滲漏。

根據一份於2017年為港鐵公司撰寫的顧問報告，其實可以看到沙中線土瓜灣站附近出現大規模沉降，影響範圍十分廣，超過23幢周邊樓宇的沉降超出容許上限，情況最嚴重的寶馬大廈錄得最高62.9毫米的沉降，超出上限三成四，該大廈的基座更是一個蜆殼公司的油站。土瓜灣市政大廈亦錄得51毫米的沉降，超出上限五成。至於地面及地下喉管的監測點，則有17個錄得超標；寶馬大廈旁邊的地下煤氣管道，錄得最高54.2毫米沉降，超出上限1.2倍。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證實有4條喉管的沉降超出上限，一處接駁位更出現滲漏，須更換或關閉。

整個機制的懲罰制度可如何改善，令承建商今後不會再進行這些危害人命安全的工程？

當時，亦有區議員向港鐵公司查詢監察資料，但港鐵公司卻以私隱為藉口，拒絕公開資料。

政府選擇不正視問題和認真檢討，更荒謬的是，政府居然還更改了沉降標準，從而換取所謂的施工效率。這正正便是與我剛才提及會展站繼續進行挖掘工程一事當中，港鐵公司的說法同出一轍，就是指要有施工效率，所以要繼續挖掘，但這不是犧牲了市民和在地盤工作的工人的安全嗎？根據政府文件，鐵路結構的沉降預設上限一般為20毫米，而屋宇署的指引亦列明若超出上限便須停工，以免對建築物構成更大風險。

政府又是在星期五晚上11時才發出新聞稿，大幅調低121個監測點的沉降指標，當中，沉降標準最大幅度的更改達95毫米，是由20毫米更改為95毫米，遠遠偏離預設上限。它放寬了標準，令本來嚴重超標的地方突然變為合格，政府聲稱沉降問題不再存在，工程亦可以復工。這即是說，如果有一名學生考試，本來說清楚合格分數是50分，但這名學生在考試中只考獲20分，老師便說不要緊，我們現時把合格分數改為20分，所以他是合格的，可以升班了。這只會令我想到一件事，就是這名老師不可以成為我們心目中的為人師表，如果政府這樣做，更不是我們期望公僕會做出的行為。

保皇黨曾先後4次否決引用《條例》調查有關沙中線紅磡站和會展站等各車站的醜聞，同樣地，就今次根據《條例》提出的議案，保皇黨議員仍然冥頑不靈，繼續搬出各種藉口，託辭反對今天的議案。建制派一方面不支持調查，另方面又把自己說得好像很關心這項問題般。我真的難以想象，就現時整條沙中線一直去到紅磡站的問題，如果有一天，當容祖兒在香港體育館演唱"痛愛"時，她唱到"喜歡你讓我下沉/喜歡你讓我哭/能持續獲得糟蹋亦滿足"，發覺一直唱的時候，紅磡站真的正在下沉，原來這並不是舞台設計，而是沉降啊，陳帆局長。

在這事件發生前，大家對沉降根本不太認識，我也不太認識。我們感激的是，發現沙中線嚴重沉降事件之前，元朗區剛巧有一個最真實的例子教育全香港市民，原來沉降有這麼大的影響和危險。

所以，我當然要作出最具誠意的呼籲，因為我來自受害災區，元朗區飽受沉降影響之苦。元朗站的高架橋出現沉降，一石激起千重浪，接着是天水圍天榮站，兩個地點展示了有關沉降的不同問題，元朗的高架橋沉降，讓我們認識沉降是甚麼，而天榮站則讓我們認識"搬龍門"的準則。

最豈有此理的是——"毛姨姨"不知道此事——我曾經向局長提出口頭質詢。

殊不知，第二天煤氣公司印證了這點，有4條喉管曾經出現煤氣滲漏的情況。

各位，不是這樣的，現在問題嚴重至有煤氣喉管滲漏，會展站甚至有水管角度變形，這些情況歷歷在目，在整個立法會休會期間，我們每天均在處理沉降問題。要挽回公眾對香港大型工程的信心，便應該從過去的錯誤，找出種種問題的真相，而不是採取一種傲慢的態度，表示"我說OK就OK"；這金句已浪費了我們數個月的時間。我們應該抱持實事求是的態度。今天的議案正正是要處理此事，而我相當關心的，就是沉降問題。

《條例》是一把"尚方寶劍"，自有它需要出鞘之時。這次事件關乎全港的公眾利益，令多個地區的居民人心惶惶，令市民擔心其物業有沒有問題，甚至煤氣管會否因而受影響。

當然，今天的議案並不只討論沉降，還有石屎、鋼筋等許多其他問題，很多同事已論述這些問題，我不想重複。

難道這眾多不滿，仍未能促使他們按下"贊成"的按鈕嗎？

許多市民也在想，如果立法會能夠發揮作用，也算是為市民上演了一場好戲，原來議員真的關注市民的安危。

工程有否令附近樓宇出現問題？

除了這64個監測點外，還有否其他地方發生問題？

前者調查紅磡站有否偷工減料，後者調查沉降及監管的問題，實在是兩件不同的事。所以，我懇請各位同事就引用《條例》的議案投贊成票。

主席，我剛才留意鄺俊宇議員的發言，其實聽到9分鐘已經聽完，因為其後那6分鐘好像只在重複論點，而他又沉默了一段時間，所以，我想盡量追回一些時間，我會說得比較快。我以前曾出任九廣鐵路公司主席，當年我每次開會討論西鐵的建造工程時，都很清楚知道有工程便一定會有沉降發生。

當時的文件說得很清楚，土瓜灣站有36個監測點超出設定的指標，其中19個是樓宇部分，涉及大約14幢樓宇，而所有樓宇均沒有超出港鐵公司最終調整的指標。

我的發言用了6分30秒，不錯。

我也覺得她剛才的演技不俗，有點"元秋"上身的戲劇感。

如不進行調查，又如何知道真相呢？如要追究責任但卻沒有資料在手，又如何追究呢？

它已否決一些建制派議員的建議，拒絕擴大調查委員會的職能，將調查範圍由只調查沙中線紅磡站剪鋼筋的事件擴闊至土瓜灣站的情況。

其實建制派議員說一套、做一套，表決時肯定與他們之前所說的不符。因此，如果市民有事要向建制派議員求助，又怎會得知真相？他們站在支持政府的一方，要為陳帆局長保駕護航，這就是為何我們最後仍然堅持必須引用P&P進行調查。主席，我也想談談我的觀察。雖然有議員質疑為何毛孟靜議員、林卓廷議員和民主派議員鍥而不捨地多番提出引用P&P進行調查，但這是因為有很多事情我們至今仍然蒙在鼓裏。其實沙中線工程出現的問題，有報章報道指政府根本在2015年已知悉。

主席，今年8月31日，立法會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曾舉行特別會議，當時討論到沙中線的沉降問題。

但在該次會議上，其實我也質疑為何只有沉降數據而沒有沙中線車站附近樓宇的傾斜度數據。

我昨晚再次視察高鐵站連翔道一段的情況，觸目驚心。我看到行人路面雖已鋪妥，但接近地面的外牆仍然爆裂，裂縫大得可放入雞蛋，中間還要是空心的，有些則以板子圍起。沙中線工程甚至影響到紅磡一些酒店的停車場，而樓宇亦受影響，出現多道裂縫。

萬一發生事故，由誰承擔責任呢？民建聯表示要追究，但我不知道他們憑甚麼去追究。如果他們連追查事件真相的勇氣也沒有，又如何代表市民、土瓜灣的居民追究相關人士的責任呢？

工程花費如此高昂，卻竟然出現工程造假、監管失效，政府早悉事件卻加以隱瞞等問題，令人感到十分困擾。作為九龍西的議員，我與當區居民同樣十分期望沙中線可以早日完工及通車。然而，如果沙中線隱含一些大家未能查明的安全隱患，日後我們將無法安心使用沙中線的服務。當然，如果有關工程對附近樓宇和居民造成影響，居民便更應有知情權，獲提供保障，讓他們知道當出現問題時，誰會負責維修？這些要一一說清楚，不可蒙混過關，當作甚麼事也沒有發生，日後待大家忘記後便高高興興地乘搭沙中線。